林健鋒議員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二零一六年年報"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現以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二零一六年年報》。這是委員會發表的第二十二份年報，匯報委員會在2016年的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監察廉政公署如何處理任何人對該署及其人員所作出的非刑事投訴。委員會亦會針對廉政公署工作程序中有可能導致投訴的情況，提出改善建議。廉政公署的內部調查及監察組會就接獲的所有投訴，進行初步評估。如果認為某些個案無須展開全面調查，將向委員會陳述理由及提交評估報告。至於有足夠資料作出跟進的投訴，內部調查及監察組會在完成調查後向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匯報調查結果。委員會會安排在會議中審議廉政公署提交的調查或評估報告，並在有需要時要求該署提供補充資料及闡述詳情，然後對投訴作出結論。投訴人其後會獲書面通知委員會就有關投訴所作出的建議和結論。在2016年，委員會共舉行了3次會議，審議27宗投訴個案的調查報告，涉及共62項指控。其中2宗投訴內的3項指控查明屬實或部分屬實，而廉政公署高級人員已根據委員會的意見，向2名相關人士給予適當的訓示。此外，委員會亦審議及通過了11份評估報告，委員會同意有關投訴缺乏理由或理據，無須正式展開調查。在審議投訴時，委員會會與廉政公署一同仔細檢視該署的內部程序、指引和慣例，找出可予改善之處，務求與時並進，精益求精。因應委員會在2016年就其審議的調查報告作出的建議，廉政公署已加強培訓課程的內容，務求提升前線人員在應對投訴人方面的能力。廉政公署亦已修訂內部規例，以收緊對申請發還公務酬酢開支的管制。委員會透過出版年報，定期向市民交代委員會的工作，藉以提高委員會運作的透明度及問責性。各位議員如對年報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委員會秘書提出。我們向各位議員及市民對委員會工作的支持，表示謝意。

主席，有不少精神病患者及關注團體向本人反映，現時公立醫院精神科的醫護人手及病床不足，加上社區支援有欠完善，令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難以融入社會。

主席，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專科以跨專業的模式，由包括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以及醫務社工在內的團隊，根據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及臨床需要，提供適切的治療和跟進，包括住院、專科門診、日間復康訓練及社區精神科服務等。我現就質詢的各部分答覆如下：一過去5年在醫管局轄下精神科工作的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精神科社康護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和職業治療師的人數按醫院聯網列出的詳情見附件一。過去5年醫管局轄下精神科的住院、專科門診、日間復康訓練及社區精神科服務的服務人次，按醫院聯網列出的詳情見附件二。現時，醫管局並沒有將轄下精神科的病床以急症或非急症形式劃分。

先導計劃透過專業平台及跨專業平台，加強醫療、教育與社會福利界別之間的跨界別協調及合作，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於學校提供更有效的支援；以及f推行為期2年的"智友醫社同行先導計劃"，增聘8名資深護師及4名支援人員。先導計劃透過"醫社合作"模式，為患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於20間長者地區中心提供社區支援服務。醫管局會繼續檢討和監察所提供的服務，以確保服務能更切合病人的需要。二醫管局的社區精神科，一直為有需要的病人，按照他們病情的嚴重程度、臨床需要和風險，為他們提供不同的社區精神科服務，包括精神科社康服務、個案管理計劃、社區專案組及精神健康專線等。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醫生會視乎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臨床需要和風險，並按照醫管局既定的指引，決定是否需要將他們轉介至社區精神科跟進。

三醫管局會因應精神病患者的臨床需要，在轄下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提供跨專業服務。鑒於平日日間專科門診可提供全面的跨專業支援，而開設夜診或周末服務可能需要從平日日間專科門診調配資源而影響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整體服務，醫管局目前沒有計劃在晚間、周末或公眾假期提供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不過，醫管局已在所有7個醫院聯網設立指定的注射診所，在非辦公時間提供注射治療服務，以方便有需要的病人。
主席，今次應該是高局長最後一次在本屆立法會回答質詢，很感謝他及其團隊，包括政治助理陳凱欣一直以來盡心盡力服務香港。我剛才聽到高局長在答覆中提供了很多數據，當中顯示新界東及新界西近數年的人口不斷增長，未來的增長更會加劇。然而，精神科醫生及護士等人手並沒有增加。過去數年專科門診的求診人次增加了10萬，病床多年來卻沒有增加。

局長說可能要調配人手，我是明白的。我想問局長，如果資源或人手不足，政府會否考慮好像其他專科服務般，與私營機構合作，推行公私營合作模式，為精神病人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覆診服務？

在香港這個步伐急速的社會裏，當局非常了解市民對精神科服務的需求，可能會因應生活壓力而與日俱增。關於精神科醫生能否應付整體精神科服務需求的問題，暫時的確有點困難。不過，從早前剛公布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可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精神科護理人員的供應可能會稍為紓緩。我們會與醫管局溝通，希望醫管局盡量利用這個機會，聘請更多精神科護士，以滿足各方面的臨床需要，當然包括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及個案管理等方面的需求。

主席，高局長即將離開政府，很多市民都希望我向高局長表達敬意，感謝他5年來不辭勞苦，盡心盡力為香港的醫療系統做了很多實事，包括以1,000億元進行醫療基建。我祝高局長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關於夜間覆診服務，希望大家注意一點，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有提到，有部分需要在夜間或非辦公時間接受服務的精神科病人，可能需要定期接受一些藥物注射，當局已作出安排，在非辦公時間提供注射治療服務。

我想追問關於社區支援的問題。精神病人出院後，要在社區生活，他們因而需要一些支援。

當局在短期內會否盡快增加人手？個案經理是另一個重要的職位，而我們現在採用的規劃標準是1：50，即1名個案經理處理50宗個案。

主席，問題的第一部分是關於當局會否增聘一些與精神科有關的專業人士，以改善服務。

我必須指出，主體質詢第三部分所述的情況是犯法行為。我在這裏呼籲，如果任何人士發現僱主歧視或排斥精神病患者，請向有關當局舉報這類違法行為，而之前亦曾有類似的案例。我們將孕婦或病人代入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假設有孕婦請假進行產前檢查或覆診，而僱主對他們作出歧視或排斥的行為，甚至影響其晉升機會或解僱他們，政府又會否增設夜間或周末門診服務？局長，如果有精神病患者，因為患病而被歧視、排斥，甚至被解僱，請問他們可以向哪些政府部門申訴，而過往5年，該等部門收到的投訴和作出檢控的個案是多少？

我的問題是，除了提供門診服務外，請問局長，有甚麼部門可以向這些被歧視、被排斥、被解僱的病者提供協助？
主席，我們的精神科服務團隊在照顧病人的時候，當然會關注他們各方面的需要。我們不僅醫治病人的精神科疾病病徵，還關注他們的康復過程，包括他們如何在社區康復，如何在社交、家庭及工作等方面都可以融入社會，都是我們關注的範圍。我們的同事如果察覺精神科病人在某些康復範疇，或者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遇有困難，他們會提供適當的協助。

主席，直接的答覆就是，醫療券有一個特定的服務範圍，旨在推動長者盡量利用醫療券的資源，在社區接受基層及預防性的醫療服務。

我們知道社會上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嚴重，而我也認識不少精神病康復者。

主席，關於這項補充質詢，我較早前答覆陳恒鑌議員的主體答覆時已指出，雖然在現有的情況下，資源確實有所限制，不過從"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可見，精神科護士的人力資源遲些將不會那麼緊絀，正如我剛才指出，我們已經與醫管局溝通，希望他們利用是次機會，盡量增聘相關的精神科醫護人員，以改善向精神科病人提供的醫療服務。
主席，從主體答覆的附件二中可見，每年均有過百萬人次需要使用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服務。大家也明白，絕大部分的服務使用者，其實最終都要返回社區接受進一步跟進。

主席，據報，近月有多間從事沽空活動的機構發表多份針對某些本地上市公司的研究報告或評論，質疑該等公司在管治、財務及業務前景等方面存在問題，並對該等公司訂出極低的目標股價。被點名的公司的股價隨即急挫而其股票交易甚至需暫停，連帶相關行業上市公司的股價亦大幅波動，市場秩序遭到嚴重擾亂，人心惶惶，令不少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然而，沽空機構發表有關報告或評論的行為不屬《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受規管活動，因此無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申領任何牌照。

證監會不會就個別投訴的細節作出評論。二證監會曾經對發出沽空報告的沽空人士/機構進行調查。這類報告通常載有一項聲明，宣稱報告的作者可能就相關股票擁有淡倉權益，以及如果該股票的價格下跌，他們可獲得重大利潤。因此，證監會的調查重點通常在於是否有人士/機構進行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屬違法的操縱交易或無擔保沽空活動，以及沽空報告是否載有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若沽空報告看似有據可依，證監會亦會以開放的態度調查有關上市公司是否曾經發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到目前為止，證監會已就一宗已完成的調查個案對發出沽空報告的人士/機構採取執法行動。在該個案中，證監會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提起了針對發出人的研訊程序。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裁定，發出人違反了《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77條的規定，疏忽地發出了有關一家上市公司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指該上市公司無力償債和作出會計方面的欺詐行為。結果，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對發出人施加了多項罰則。三香港擁有嚴謹的沽空制度。投資者只可以就香港聯合交易所訂明的某些指定證券進行有擔保的沽空交易。我們的沽空規定要求保留有擔保沽空的全部審計線索，即客戶落盤沽空時，須向其經紀行或代理人提供文件，確認有關的沽空交易是一項有擔保的沽空交易。證監會於2012年6月推出淡倉申報制度。在該制度下，任何人持有須申報的淡倉必須每周向證監會申報，而證監會會公布合計的淡倉量數據。淡倉申報制度在2017年3月擴大至涵蓋所有可進行沽空的證券，以進一步加強證監會對沽空活動的監控及提高市場透明度。違反該等法定規定者可能會遭受刑事檢控。除了法定規定外，聯交所規定只可在其交易系統上，以不低於當時最佳賣盤價執行沽空。此外，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實施了防止經紀行延遲交付的措施。若經紀行沒有在交收日交付證券以交收其沽空交易，香港結算會執行強制買入。證監會將因應市場活動的改變及全球監管發展，繼續檢視沽空制度，並在有需要時優化有關制度。
主席，今年有多間沽空機構針對香港股市發表沽空報告，這是否反映香港股市的質素真的存在問題？

張議員的補充質詢包含很多部分。

至於張議員提到市場出現的一些問題，我們是關注的。

如果沽空機構發表報告的目的是為了謀取私利，便一定要嚴厲打擊。主體答覆提到，證監會在有需要時會優化沽空制度。局長可否告訴我們，有否留意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對這些沽空機構的監管，與香港監管機構有甚麼重大的不同之處，以及有哪些地方值得香港借鏡？
首先，多謝陳健波議員的祝福，我也很榮幸能夠與各位議員共事多年，相信大家仍會為香港的金融市場繼續努力。

局長，在過去5年來與你有不少互動，而且合作愉快，希望你可以在新的崗位繼續貢獻香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有擔保沽空"，而這當然是合法的。據我理解，"有擔保沽空"是指沽空機構持有一份可執行的股票借貸合約，而借方亦願意借出該等股票，這便是"有擔保沽空"。然而，我接獲很多外國證券商的意見或投訴，指如果這些借貸合約未有適當的登記而要向香港稅務局登記時，便要繳付香港的印花稅，即是說無論股票的借與還也要繳付頗高的印花稅，而且這些股票的借貸頻率很高。

多謝梁議員的祝福，我亦有幸曾與他進行很多有關稅務方面的討論。

主席，首先，我代表金融界感謝陳局長在財經事務方面的貢獻，希望陳局長在轉往另一平台後，會繼續推動香港經濟金融的發展。針對沽空機構的活動，局方的回應指出，證監會的調查重點在於有否進行違法的操縱交易或無擔保沽空活動，以及沽空報告是否載有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不過，如果報告看似有據可依，證監會便會以開放的態度調查上市公司是否曾經發出虛假或誤導投資者的資料。

多謝陳議員的問題及你的美意。這是一項很好的補充質詢，就是當證監會認為沽空報告看似有據可依而展開調查時，是否可以向外透露，讓大家知道沽空報告是否有所依據。

我相信如果能為市場進行更多不同的研究，不管是唱好還是唱淡，讓投資者獲得更多資訊，對整體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會有幫助。
主席，陳局長當年放棄其大學教席及研究工作，進入這個"熱廚房"10年之久，所以今天真的要多謝陳教授。主席，現時這些沽空機構所針對的都是一些二三線的上市公司。

因此，歸根結底，最基本的問題是當局如何加強監管上市公司，特別是IPO的審批。

主席，我感謝局長多年來溫文爾雅地通力合作，希望他日後在清水灣會有較涼快的工作環境，從此"脫苦海"。

關於淡倉申報及規管沽空方面，其實香港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謹的經濟體之一。

在設立淡倉申報制度後，我們得知合計淡倉量約佔有關證券市值1.3%至1.4%。

主席，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的內地居民可申請來港工作。申請條件之一是申請人須證明已獲香港僱主聘用。據報，有內地移民顧問公司涉嫌為協助內地居民獲批來港居留，建議他們向輸入計劃提出申請，並表示可安排香港公司假冒其準僱主，但申請人抵港後無需到該等公司工作。關於內地居民申請來港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當局有否掌握本港及內地的移民顧問公司為輸入計劃申請人安排假僱主的情況；若有，當局就此採取的執法行動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二當局有否掌握內地居民透過訛稱已受香港僱主聘用，或其他違法手段獲批來港工作的最新情況；若有，當局就此採取的執法行動的詳情為何，包括會如何徹查及處理有關的個案，以及有何措施杜絕此類罪案；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鑒於部分不良中介顧問公司的總部設在內地，請問局長可否透露，當局是否已協同內地執法部門一起打擊相關的不良公司？

主席，我首先感謝黎局長過往對香港作出的貢獻。他帶領他的團體維持香港的公共秩序，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主席，中央政府有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應該掌握國家的規劃意向，配合國家發展，並透過這個機遇免致被"邊緣化"和增加本身的競爭力。各地之間的人才流動能夠互補不足，對整個規劃非常重要。我想問政府會否完善輸入計劃的審查機制，並確保有關的改動不會拖慢人才來港的程序，因而減慢香港在規劃中的發展？

正如局長剛才提到，不良中介公司輸入"假專才"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罰款15萬元及入獄14年。然而，工會最關注的是輸入計劃會否被濫用？當然，局長剛才亦表示審批相關申請有5項準則，其中一項是薪酬福利須與當時本港專才的市場薪酬福利大致相同。

主席，我很感謝黎局長及其團隊在過去數年一直為香港默默耕耘，令香港成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到，不斷有國內專才透過輸入計劃來港，而世界各地其實亦正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專才移居當地。

當局會否因應現時的最新情況，考慮堵塞漏洞的做法？

主席，特區政府近年強調香港旅遊業不應只追求旅客人數的增長，而應追求平穩、健康及長遠的發展。在政府撥款支持下，香港旅遊發展局一直在全球20個主要客源市場進行推廣工作，維持均衡的客源組合，推廣資源全數均用於吸納高消費的過夜旅客。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有關2016年本港旅遊十大客源市場及其過夜旅客平均消費的資料，請參閱附件一。二為維持均衡的客源市場組合，旅發局一直持續投放資源到20個客源市場進行推廣，當中包括南韓、泰國及菲律賓等短途市場。

泰國及菲律賓方面，2017-2018年度的推廣資源，較2012-2013年度增加更分別達2.87倍及2.76倍。整體而言，旅發局於2017-2018年度的推廣總預算達6億2,000萬元，比2016-2017年度的5億7,200萬元增加約8%。有關開支均用作提升本港旅遊形象，吸引過夜旅客來港，只是當中資源調配與去年略有不同。事實上，投放於個別客源市場的資源，會因應推廣策略、市場需要及外圍因素等調整，但不代表推廣力度會減少。在2017-2018年度，政府向旅發局額外撥款推行的多項措施，例如過境旅客留港優惠計劃等，當中包括了用於不同客源市場的推廣開支。至於南韓、泰國及菲律賓等短途市場，旅發局會繼續進行多項推廣工作，包括與當地電視台及數碼媒體合作播放全新的品牌計劃宣傳片；聯同業界、航空公司、酒店及景點等，於學校假期推出優惠旅遊產品，以吸引當地家庭旅客，以及針對年輕客群，推出短假期的優惠旅遊產品。由於旅遊業極容易受環球經濟、匯率變化等外圍因素影響，旅發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情況，保持高度彈性和靈活的策略，並於有需要時，透過調動各個市場的推廣資源，迅速回應宏觀市場環境的突發情況和轉變。關於設立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方面，現時香港共有12個經貿辦，主要工作是促進香港與各相關地區的經貿聯繫和文化交流。就質詢提及的3個國家，即南韓、泰國及菲律賓，駐雅加達經貿辦負責促進香港與菲律賓的經貿聯繫和文化交流，而駐新加坡經貿辦則負責香港與泰國的聯繫和網絡。此外，我們正積極籌備設立駐首爾經貿辦，以加強香港和南韓兩地的聯繫和交流。我們會繼續利用經貿辦現有的資源推廣香港，並會適時檢視在其他城市設立經貿辦的需要。三我們一直支持各類型的大型盛事在港舉辦，包括由旅發局舉辦的活動，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並豐富旅客在港的體驗。政府於2017-2018年度，透過新策略鼓勵及協助不同機構在港舉行盛事或活動。

此外，民政事務局亦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於2004年成立"M"品牌制度，支援體育團體舉辦大型體育項目，在香港舉行的體育盛事，數目和規模均不斷增加。例如，"M"品牌賽事由2005年的4項增加至2017年的12項。有關2017年的大型體育項目請參閱附件二。

主席，多謝周浩鼎議員的補充質詢。有關他剛才提到的落馬洲邊境購物城，我前天亦曾作實地考察。當購物城落成後，當然會對香港的旅遊業帶來正面影響，除旅客外，相信亦可惠及香港市民，方便他們購物。

所以，我們要尊重有關單位對賽事的安排，包括選址。

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會否考慮另闢地方......

主席，我剛才已經說了，有關選址是主辦單位的意願，但我會將譚議員的意見向主辦機構轉達。
主席，國內的同胞是香港旅遊業主要的吸納對象，我知道過去20年，國內的經濟發展蓬勃，國內同胞經常來港購買生活用品和保健食品，但他們可攜回內地的物品數量及價值上限，由1996年至今一直未有增加過。由於現時物價高漲，當局如何協助香港的批發、零售業和商界增加生意額？

其實零售業在新數碼環境中，確實受到很多的挑戰，但亦有很多機遇。我很高興可以與議員一起和業界探討，特別最近在O2O的平台上，政府正協助本地的業界，包括本地的零售業，打通內地市場。這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剛才議員提到，有關的產品進入內地市場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會將議員的意見轉達給有關的同事研究，並與內地的有關單位商議，盡量"拆牆鬆綁"，為香港業界拓展更多商機。
主席，蘇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政府一直支持各類大型盛事在香港舉行，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局長，香港正申辦2022年的同樂運動會，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成為最後3強，與美國的華盛頓和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競逐主辦權。

主席，首先感謝局長5年來為香港旅遊業作出的服務和貢獻。我想問局長，特區政府每年均會向旅發局撥出恆常撥款，但都有指定用途，如果年內業界想與旅發局提出新的合作項目或推廣構思，而希望調整部分撥款時，旅發局均會推說由於撥款是"專款專用"，沒有任何調整空間，這明顯是有欠彈性。

主席，旅發局在2017-2018年度的總推廣預算達到6億2,000萬元，比2016-2017年度的總推廣預算5億7,200萬元增加了8%。

當然，我們亦希望旅發局有足夠彈性運用這些資源，以發揮更佳功效。

政府與旅發局的關係很好，若有需要作出調動，我相信有關同事會跟旅發局充分合作。

主席，大家知道國家現在推動"一帶一路"，亦鼓勵特區政府配合這政策。

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有兩條線，一條線是經東南亞，現在政府已在雅加達設立經貿辦，而另一條線是經過中亞國家，好像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坦等，但我看不到特區政府有計劃在這些國家發展經貿或旅遊業。請問局長有沒有這方面的發展計劃？
請容許我把話題岔開一點，就經貿發展及旅遊發展，我們的大方向就是跟這些經濟體盡量多簽訂雙邊或諸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這些均可幫助業界拓展市場，並對投資有一定保障。

主席，局長說到艱難時期，其實很多謝局長，我們曾經歷過"阿珍事件"，以及早幾年的菲律賓人質事件，在這些艱難時期，局長或多或少都有幫忙，但我擔心現在才是旅遊界最困難時候，這是屬於經濟上的困難。

我想經濟共享就是，如果有一些設施並非每一個人均須擁有，而是大家可以共用，我們便應更加善用這些資源，這是一個好方法，但需要在符合法例的框架下進行。我以往說的是朝着這方向發展。旅遊業界亦可考慮有甚麼資源大家可以共享，亦可更加方便我們的旅客，而業界亦可考慮如何更好利用這些旅遊資源。這方面所牽涉的範疇非常廣，大家若有想象力或創意，便能夠發掘更多商機。

主席，根據《稅務條例》第60條，稅務局可在某課稅年度或在該課稅年度屆滿後6年內，對尚未就該課稅年度被評稅的人作出評稅，以及對被評定稅額低於恰當稅額的人作出補加評稅。如屬由欺詐或蓄意逃稅而引致的短報情況，追溯期為10年。根據《稅務條例》第51C條，業務經營者須就其入息及開支備存足夠的紀錄，以便該業務的應評稅利潤能易於確定，為期最少7年。稅務局亦忠告業務經營者，最好保留錄得虧損的課稅年度的業務紀錄，以便有關虧損可用於抵銷其後各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因此，業務經營者往往需保留超過7年的業務紀錄。

主席，稅務局作為特區政府的稅務管理機構，主要職責是評稅及徵收稅項，保障政府稅收。一直以來，稅務局以公平、公正和專業的態度處理評稅工作，協助納稅人了解及履行其稅務責任。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綜合答覆如下：根據《稅務條例》第60條，當稅務局認為任何應課稅人士，不論行業或經營規模，尚未就任何課稅年度被評稅，或認為該人士被評定的稅額低於恰當的稅額，稅務局可在該課稅年度屆滿後的6年內，對該人士作出評稅。負責有關工作的稅務局人員，會按其專業經驗和對行業的認識來選取個案，並不會對奉公守法的納稅人帶來過度滋擾。稅務局的第一科和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均有根據《稅務條例》第60條作出補加評稅，但局方沒有就行使有關條文的個案數目和涉及稅款等作統計。為補加評稅設立追溯年期，對稅務局履行其保障稅收的職責非常重要，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稅務機構亦設有類似的追溯年期。事實上，有關追溯年期並非只適用於稅務局作出補加評稅，亦同時適用於納稅人。根據《稅務條例》的規定，在指定的情況下，例如因報稅表有錯誤或遺漏而引致評稅額過高，納稅人可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的6年內申請更改評稅額。如納稅人在某些情況下多繳稅款，亦可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的6年內申請退還有關款項。若縮短有關追溯年期，將對香港現行的評稅機制和政府整體稅收有重大影響。與此同時，根據《稅務條例》第51C條，任何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須就其入息及開支備存最少7年的紀錄。妥善保存有關業務紀錄可保障納稅人自身利益。根據現行稅制，企業可無限期以虧損抵銷其後利潤。假如企業在某課稅年度有應評稅利潤，但扣除過去課稅年度的虧損後整體上仍有虧損，有關企業則不須就該課稅年度繳納稅款，直至虧損全數抵銷為止。就有關個案的稅務覆核而言，稅務局會就所有相關課稅年度作出審核，當中包括招致虧損的課稅年度，因此納稅人須保留該等年度的業務紀錄，直至虧損全數抵銷的年度完結後的7年為止，因而可能有個別個案的納稅人需保留較長年期的紀錄。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現時沒有計劃縮短補加評稅的追溯年期。政府會繼續不時檢視現行的稅制，以考慮是否有優化的空間。

主要的問題是，在國內與香港開設的企業不能合併評稅。

事實上，在稅務局的工作中，設有追溯年期對大家都有保障。

在有些個別個案中，納稅人可能覺得不便，但我想指出，這個機制有保留的必要。

我相信稅務局一定會以公正及專業的態度，處理每宗個案。

主席，邵家輝議員剛才提及一宗個案，某人已離世數年，卻被稅務局追收稅款，稅務局查問他的家人，他們怎會知道先人的財政狀況呢？這是否公平、公正及專業的處理方法？

如果個別個案的處理方法有一些特別的情況，可以向稅務局作出投訴。

主席，局長還未有機會澄清類似的追溯年期究竟是多長，如果局長手上沒有資料，我們歡迎局長事後補充，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追溯期是否7年，有否其他可以酌情處理的情況？

我覺得未必完全適合作出很簡單的比較，我們要按香港本身的實際情況及我們的工作經驗，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有不少年輕創業者向本人反映，他們為了推銷產品和服務，引進了一些抽獎遊戲和活動，以吸引人流到訪實體或網上店鋪。然而，執法當局指稱他們在未領有"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或"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等相關牌照下經營博彩活動，並表示可能會引用《賭博條例》予以檢控。該等創業者又指出，該等遊戲和活動在鄰近地區頗為盛行而且在當地並不違法，但本地法例卻過於嚴厲，窒礙了他們發展業務，亦令他們提心吊膽。

"推廣生意的競賽"、"有獎娛樂遊戲"等活動涉及博彩遊戲，如未獲批准而進行這些活動，最高罰則與一般大眾認為較嚴重的賭博罪行一致，是為了避免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些名目作變相賭博；而為了達到阻嚇目的，我們認為現時的最高罰則是合適的。法庭會根據案情的嚴重性作判決。舉例來說，有商戶在沒有申請"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下，在網上舉辦抽獎活動作宣傳，因此根據《賭博條例》第9條被控非法籌辦獎券活動；而《賭博條例》中規定，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最高500萬元及監禁7年。在衡量案情後，該商戶東主獲准以自簽1,000元守行為方式處理換取律政司不提證供起訴。同樣地，在訂定牌照條件方面，政府亦是秉持不鼓勵賭博的原則而訂定。例如，政府不容許有關遊戲或競賽提供現金獎、要求贏取獎品的機會不應是參與"有獎娛樂遊戲"的唯一動機、"推廣生意的競賽"籌辦者不得收取參賽費用，而競賽不得成為該業務的核心部分或吸引力來源等。此外，部分牌照條件是為了保障參與者的安全和權益而訂立。舉例來說，議員提及"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其中一項規定，是舉辦"有獎娛樂遊戲"的處所，必須領有《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下的相關牌照。這是因為"有獎娛樂遊戲"一般會吸引人流聚集，因此我們要求有關持牌處所符合相關的安全要求，以保障公眾安全和秩序。至於議員提及的另一項"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的條件，是要求籌辦者由競賽遊戲抽籤或評選日期起計10天內，須在香港流通的中文及英文報章各一份公布結果詳情，並將有關剪報的副本一份送交牌照事務處。有關牌照條件是為了確保持牌人會以公開、透明方式公布抽獎結果，保障參與者的權益。政府會因應實際情況，檢討有關條文規定，在方便營商和保障公眾利益間取得平衡。例如剛剛提及在報章上公布競賽遊戲結果的規定，便曾於2002年修訂，由"須由抽籤日期起計7天內，在兩份中文及兩份英文報章公布"，放寬為現時"由抽籤日期起計10天內，在一份中文及一份英文報章公布"；而因應時代轉變，牌照事務處現時亦接受籌辦者於網上報章刊登結果，但顧及部分市民或仍未習慣網上閱報，牌照事務處要求持牌人須在最少一份印刷報章刊登抽獎結果。至於牌照收費方面，政府現時政策是收費水平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所需全部成本。《賭博條例》下各項牌照收費是以按同一"用者自付"的原則釐定，旨在向申請人收回簽發牌照的成本。牌照事務處會定期檢討牌照收費水平。

現時香港網絡銷售相當普遍，主體質詢亦提到"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要符合牌照要求，每次涉及的款項不應超過5元，獎品的價值也不應超過100元，最重要的是要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所以，無論以甚麼形式或方式進行的活動，只要在《賭博條例》的規管範圍內，政府都會採取執法行動。網上博彩的情況也一樣，由於實體賭博或網上博彩的結果或後果是完全一樣的，法例規管的細節同樣適用於網上活動。

主席，我不會逐一評論坊間出現的每種情況，若商戶存疑，我們非常歡迎他們親自向牌照事務處查詢，清楚了解情況。
主席，社會人士對各種過時法例表示關注，有些法例簡直過時得有點可笑。

局方指出，那些有獎遊戲具賭博成分，應受《賭博條例》規管，根本不合時宜，"九唔搭八"。

我相信實情是，部分甚至大部分市民不再習慣閱讀報紙。

主席，我十分同意莫議員的說法，法例在1977年制定，隨着數十年的變化及網上世界的變化，由1980年至2006年已經作出多次修訂。

我亦同意，因應科技的發展，如果法例有某些地方需要作出改動，我們表示歡迎，也會不時作出檢討。

主席，從數字來看，只有1宗個案，但並不是謝議員所說的失敗個案，只是用了自簽守行為的方式處理。

雖然《賭博條例》在很多年前制定，部分議員亦認為已經過時，但其精神和效力是相當重要的。如果謝議員也同意禁止賭風是大家共同維護公共利益，我認為《賭博條例》仍然有效防範這種風氣蔓延。

大家要知道，網上店鋪取締實體店的情況已經發生。

邵議員剛才提出，在申請牌照的過程中可能遇到各種問題，其實牌照事務處可以與商戶商討如何解決問題。
主席，當然我不贊成賭風，但我們明白到，政府的政策是，如果賭博與慈善有關，則賭馬和足球博彩都沒有問題，賭注多大都可以。我剛才的補充質詢的核心是，如果賭博並非為賭而賭，而是有助推廣生意，為何賭博加慈善OK，但賭博加商業為主則不OK？

主席，我會再請相關同事向邵議員詳細解釋。
政府法案：首讀。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

特別組織在1989年成立，就打擊洗錢及防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訂國際標準。作為特別組織的成員及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有責任與國際社會共同致力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雖然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框架大致穩健有效，但隨着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不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也持續改進。

考慮到特別組織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的建議、指定非金融業人士所界定的範圍，以及該等行業人士在香港從事的業務性質，政府建議修訂《條例》，將涵蓋範圍由金融機構擴大至包括律師、會計師、地產代理，以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以上4個行業從事指明交易時，須遵守《條例》下訂明的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由於律師、會計師和地產代理目前已經由各自的監管機構進行專業自我規管，我們建議借助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專業會計師條例》和《地產代理條例》分別適用於上述3個行業的現有規管制度，執行《條例》訂明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香港律師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和地產代理監管局會獲賦予法定監察權力，確保相關專業遵守《條例》的規定。如有違規情況，上述監管機構會按照相關法例就專業失當行為所定的現行調查、紀律和處分機制處理。至於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方面，目前香港並無具有法定權力的機構，負責規管或監督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業務。我們建議於公司註冊處下成立發牌制度，以執行適用於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任何有意在香港進行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人士，除非另獲豁免，否則必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牌照並符合"適當人選"準則，方可在香港經營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在執法方面，法例會賦權公司註冊處處長調查違規個案及施加紀律制裁。考慮到這些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風險較金融機構為低，如果他們不遵從《條例》下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我們不建議對他們施加任何刑事制裁。主席，政府已在2017年1月3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立法建議。我們也在2017年1月6日至3月5日期間諮詢了持份者，收集受影響界別對立法建議的意見。整體而言，政府提出加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大部分回應者贊同立法建議的整體方向和原則以至基本綱領，也支持政府的觀點，同意立法時應力求平衡，以減低規管對受影響行業帶來的負擔和合規成本。我們已根據收到的意見修訂立法建議的部分內容，並已在《條例草案》中反映。作為特別組織的成員，香港即將於2018年接受其他成員國的相互評估。假如我們不採取行動填補現行規管制度的不足，香港的評級勢必受到負面影響。更甚的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安全廉潔營商地點的聲譽也會受損。維持現狀並非可行方案，因此我希望立法會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保持香港金融市場和營商環境穩健。若《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我們會立即跟進有關落實細節，希望《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1日生效。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提升香港公司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加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以履行香港作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成員的責任。正如我剛才動議二讀《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時所說，雖然多年來香港已經建立了一套穩健有效的規管制度，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但隨着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不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也持續改進。香港在某些範疇上還未能符合特別組織的建議，其中之一是沒有法例規定公司須披露實益擁有權的資料。

上市公司會獲豁免遵守有關規定，因為《證券及期貨條例》已訂有更嚴格的制度，規定每家上市公司須備存股份權益登記冊。適用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分為須登記人士和須登記法律實體兩類。

另外，任何法律實體，不論是否在香港組成或成立為法團，如符合相關指明條件，並且在該公司擁有權鏈狀架構中處於緊接該公司之上的位置，即屬適用公司的須登記法律實體。適用公司須將"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存放在其註冊辦事處或香港某訂明地方。執法人員可以根據香港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為執行與防止、偵測或調查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目的，要求查閱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適用公司不遵從規定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或拒絕按要求予執法人員查閱登記冊，屬刑事罪行，公司及其負責人可被處罰款，金額與《公司條例》現時所訂明公司沒有備存會員、董事及公司秘書登記冊的罰則相若。對於不遵從有關通知書規定的人士或法律實體，我們建議施加相若的罰則。若任何人在"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或回覆公司通知的文件中作出具誤導性、虛假或具欺騙性的陳述，亦屬違例。代理主席，我們已在2017年1月3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上述立法建議，亦在2017年1月6日至3月5日就立法建議進行公眾諮詢。整體而言，政府提出加強規管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而現時的《條例草案》內容亦已經吸納了諮詢期間所收到的主流意見。特別組織是少數香港以獨立成員身份參加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致力打擊洗錢與恐怖主義之際，香港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重要一員，必須切實執行特別組織的要求，加強我們的規管制度。正如我先前所說，香港將會在2018年接受特別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相互評估，有關建議對於我們履行特別組織訂明的相關責任非常重要，同時可減少企業出現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我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修訂條例在2018年3月1日生效，提升香港作為透明、可靠兼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公信力。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財政司司長在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內宣布的措施，把利得稅豁免範圍擴大至以私人形式發售並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去年6月，立法會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以訂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作為一個基金結構的法律框架。這是政府發展資產管理業的重要措施，旨在令香港的基金註冊平台更多元化，提升香港製造基金的能力，帶動對整個基金服務鏈的需求。然而，單靠為新的基金工具建立法律框架並不足夠。基金經理選擇基金註冊及管理的司法管轄區時，稅務待遇是一個考慮因素。根據現行稅制，不同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所享有的待遇並不相同；其中，離岸和向公眾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享有利得稅豁免，但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則須繳付利得稅。鑒於稅務待遇不一致，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基金大多數會繼續以離岸模式運作，而未必會選擇根據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在香港註冊。這與我們引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因此，我們建議修訂《稅務條例》，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締造公平的稅務環境。我們建議，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符合4項條件，才可享有利得稅豁免，以確保可享稅項豁免的基金具一定規模，以及不會是由少數投資者或相關聯人士控制，以免造成避稅漏洞。該4項條件為：a公司必須是居港者，並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

為照顧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能遇到的實際運作情況，就稅務豁免而言，此等公司可以由接受首名投資者當日起計，有24個月時間以符合擁有權條件。另外，我們亦建議提供安全港安排，讓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在某些正常縮減活動或暫時且無法控制的情況下，獲准在未能符合"非集中擁有"條件及最低額豁免規則要求的情況下繼續營運。這是香港首次向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基金提供稅務豁免。我們充分理解到，必須在鞏固香港資產管理業的發展與防止避稅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就此，我們會訂立防止避稅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a即使符合最低豁免規則，所有從不可投資資產類別交易所得的利潤均必須課稅。

這是防止居港者利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作為掩飾，藉以獲得稅項豁免；及c投資經理因提供服務而收取的代價或報酬，不論是以甚麼形式提供，均須繳付利得稅。代理主席，擬議的稅務豁免可以提升香港作為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註冊地的競爭力，從而帶動對本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和其他相關專業服務者的需求。我們已就立法建議諮詢業界，回應者普遍支持建議。我期望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以便稅務豁免可在2018年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一併落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要提高《僱傭條例》下濫收求職者佣金及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罪行的最高刑罰、擴大濫收佣金罪行的適用範圍、就勞工處處長考慮拒絕發出或續發准予經辦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或將牌照撤銷的新理由訂定條文，以及為發出關於職業介紹所的實務守則提供法律基礎。根據現行的《僱傭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職業介紹所收取求職者超過其第一個月工資的10%作為佣金，或任何人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5萬元。考慮到社會關注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特別是外籍家庭傭工佣金的問題，加上部分外傭因不知悉其法定權益，因而被不良職業介紹所濫收佣金，我們建議加重濫收佣金的刑罰，由現時最高罰款港幣5萬元增至最高罰款港幣35萬元及監禁3年，以提升阻嚇作用。基於現時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的刑罰級別與濫收佣金的罪行相同，為防止無牌經營的職業介紹所濫收求職者佣金而面對較低的刑罰，《條例草案》亦建議相應提高無牌經營的刑罰至最高罰款港幣35萬元及監禁3年。《條例草案》亦建議擴大濫收佣金罪行的適用範圍。現時只有職業介紹所的持牌人，才可能須對濫收佣金罪行負上法律責任，而其他參與經營職業介紹所的人士，即使他們濫收求職者費用，勞工處亦可能因有關條文所限而未能對其提出檢控。《條例草案》建議把罪行的涵蓋範圍擴展至與持牌人相關的人，包括職業介紹所的管理層，即如該職業介紹所是一間公司，則包括該公司任何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員；或如是一個合夥，則包括任何合夥人或其他涉及該合夥管理的人。受僱於職業介紹所的人，也會納入涵蓋範圍內。此外，有關罪行也涵蓋看來是以持牌人或持牌人的相關人士身份行事的人，以發揮懲處的效用。《條例草案》亦建議新增處長可考慮拒絕發出/續發牌照或將牌照撤銷的理由。

這項建議可以防止持牌人因涉及欺詐或不誠實行為而被定罪，並遭撤銷或拒絕續發原有的職業介紹所牌照後，仍可透過使用另一人的身份例如家庭成員，申請另一職業介紹所牌照，並繼續在幕後操控新的職業介紹所的營運。勞工處在今年1月以行政方式頒布的《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以促進職業介紹所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素。我們建議藉這次機會，在《條例》訂明處長可不時就職業介紹所發出實務守則，並建議清楚述明處長可以持牌人及/或相關人士不遵從《守則》為理由，考慮拒絕發出或續發牌照，或將牌照撤銷，以消除持份者對《守則》成效的疑慮。各位議員，《條例草案》有關提高罰則的建議可令勞工處更有效規管職業介紹所，以加強對求職者特別是外傭的保障。《條例草案》的其他建議亦能提升對職業介紹所的持牌人及相關人士的操守的標準，回應僱主及求職者的期望。我們在擬訂立法建議時已徵詢主要持份者包括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和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並得到普遍支持，業界亦明白要回應市民的期望。我呼籲各位支持及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令求職者及僱主得到更好的保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在2017年6月21日的會議休會前，本會已就三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展開辯論。本會現在繼續進行該項辯論。

當然，中國是個重要市場，但無論是商用飛機或私人飛機的市場，除中國外，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條例草案》只為紅色資本服務的說法，並不十分準確。
梁議員，我提醒你和各位議員，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議員應討論在整體上是否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要說出為何議員應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第三點，多位議員提出不應支持《條例草案》的論據，是有關政政會鼓勵很多不應在香港經營的公司，利用香港避稅或逃稅。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為甚麼呢？第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社會的一分子，在很多方面都與國際社會合作打擊逃稅和避稅。當然，每一間跨國企業都可以在世界不同國家，選擇對其營業安排最有利的地方設立總部和分行。

我可以向大家說，《條例草案》符合OECD有關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數大原則，否則OECD也不會在最後兩個月對《條例草案》作出諸多批評。在國際層面上，香港利用《條例草案》鼓勵避稅或逃稅已屬不可能。此外，香港已跟37個國家及地區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議。

很多議員或局長亦提到，《條例草案》訂定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以決定甚麼租賃公司可取得這優惠的稅務安排。

在實際操作上，除了名義上董事會要在香港舉行會議外，所有公司的重要決定都必須在香港進行，才可以符合中央管理及控制的原則。

首先，大家須知道，經營飛機租賃業務並不需要將飛機飛來香港，正如譚文豪議員所說，我們的成本可能是零或者很低，因為租賃的飛機不需要飛來香港，用我們的空域及跑道，不會造成空氣或噪音污染，我們只是幫飛機租賃公司進行融資。另外，除了直接稅收外，代理主席，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這行業會創造一些優質及多元化的就業職位，令香港不僅只有單一化的金融地產職位。

代理主席，多謝梁繼昌議員嘗試說服我們支持《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因此，我發言反對三讀這項《條例草案》，原因是經過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仍然未能說服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當局不斷指出，在提出這項《條例草案》前，並沒有相關的飛機租賃公司在香港擁有實際業務，故《條例草案》如落實推行，會吸引更多公司在香港經營，以及增加稅收。當局又指出，本地公司並沒有就寬減利得稅表達反對意見，而且過往亦曾為再保險等業務提供稅務優惠，所以這次並非首次寬減利得稅。

當局早前已向特定行業提供稅務寬免，這更證實我認為政府會向更多行業提供稅務寬免優惠的想法。

大家試想想，現時可享稅務寬減的公司都是每年收入數以億元計的大企業，所以本地企業日後亦會想，既然那些收入數以億元計的大企業都可以享有稅務寬免優惠，那麼政府是否應該考慮進一步調低本地企業的利得稅？

這樣利得稅再分配財富的功能便會因而削弱，所以我希望大家三思。我反對三讀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在整個全委會審議階段再沒有就為飛機租賃商提供稅務寬減的經濟效益推算，提供更詳盡的評估方法及支持評估的數據。我在二讀時指出，有關經濟效益的推算存在嚴重矛盾，政府一方面表示即使有大量飛機租賃商在香港設立總部，飛機也不會停放香港，但另一方面又指飛機租賃商在香港設立總部，會間接製造1萬多個職位，而這些都是我在二讀發言時說過的。我明白政府是在運用簡單的乘數效應來計算，但最能帶來乘數效應的往往是一些勞動力密集的行業。

此外，政府繼續高舉所謂專業判斷，不肯就《條例草案》的內容作較詳細的解釋，而在全委會審議階段時亦沒有再回應我們的提問，在在都令我要反對三讀這項《條例草案》。很多委員也不明白，為何飛機租賃商除可享有8.25%的利得稅優惠外，還要指明應課稅額相當於純利的20%？因此，不少議員要求政府提供較詳盡的理據分析，但政府指這是根據稅務局的研究所得的數字，並要求我們相信。政府只提出劃一應課稅款額相當於純利的20%以代替折舊免稅額，但卻沒有解釋箇中原因。我曾經提出一些數字，指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也訂明，折舊佔飛機租賃公司經營成本少於二分之一，故此不應獲得如此大幅度的扣減，但政府並沒有回應我的說法是對或錯，所以到了三讀階段，我的疑團仍未能夠解開。政府只是不斷要求大家相信稅務局的推算，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令我反對三讀這項《條例草案》，就是政府沒有正確評估對稅務收入的影響。當局不斷在法案委員會、二讀及全委會審議階段強調，由於香港現時並無離岸飛機租賃業務，所以不會出現因推行擬議稅務寬減措施而令政府損失收入的情況。可是，我翻查了一些飛機租賃公司的財務資料，發覺並不是沒有飛機租賃公司向香港政府納稅。其中一間在香港上市的中資飛機租賃公司便在其招股書中提到，它在香港擁有數間附屬公司，並向香港繳付16.5%稅款，而其主要業務是為飛機租賃業務提供融資及會計服務。因此，一旦《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些公司是否稍作變身便可以在香港以較優惠的稅率納稅？這會否令香港蒙受稅務損失？此外，我要在三讀投下反對票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完全淡化了有關政策對香港的影響，即由其帶來的效益所衍生的成本，包括社會成本。

此外，政府亦嚴重低估了可能出現的風險。近年航空業在油價低落的情況下快速發展，而飛機租賃公司在飛機出租後，便無須負責飛機的管理，而飛機亦不會停泊在公司的基地或須另覓地方停泊。可是，一旦航空業因金融危機甚至地區戰爭而令業務下滑，或是中國航空業過度膨脹甚至爆破，導致大量航空公司不再租用飛機，那麼飛機租賃公司將會如何？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只能單靠寬減稅項，吸引所謂的新興行業以香港作為基地？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果新興行業希望蓬勃地發展，自然需要一個合適的地方，而稅務優惠只是其中一個誘因而已。究竟這誘因有多大，以及是否減稅便一定能夠吸引某些行業來港發展？

至於飛機租賃商把總部設於新加坡和愛爾蘭，相信也不是純粹由於稅率低，便選擇在該處設置總部。如果我們只是希望透過減稅來吸引新興產業駐足香港，卻不認清香港的真正優勢，那麼透過減稅所製造的優勢，將有可能會被其他地方以"頂爛市"的減稅方式取代。所以，我不能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這些大幅增加的利潤最後到哪裏去？是否落入香港人的口袋？有報道指出，李嘉誠及新世界集團已經為此設立上市公司。老實說，現在吃"大茶飯"的都是中資公司，例如中銀航空租賃的飛機租賃業務蓬勃發展，現時是全球第五大和亞洲最大的飛機租賃公司。

我不知道他們的稅務安排或所謂財技如何？

是否成立一些租賃公司，把飛機租給自己的公司，從中取得大幅利潤？航空公司如何營運又是另一個問題。

對貧富懸殊有甚麼好處？對製造更多就業機會，讓香港人有機會工作、脫貧，有甚麼好處？我恐怕這只會淪為另一個國際公司或國企的財技，讓他們大大受惠，節省很多金錢。但是，這些錢不會回到香港人的口袋，亦不會大幅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政府估計未來會增加1,600個職位，但我認為這種估計比較樂觀，增幅亦很小。為甚麼香港要為這個行業製造大幅稅務優惠？我真的不清楚，亦不明白，為甚麼我們要繼續讓我們的稅制建基於一個滴漏理論的迷思。

過去很多經濟學家的分析清楚顯示，投資利潤會比一般"打工仔"靠工資所得的多，一般經濟增長根本沒法追上投資利潤。這個安排亦進一步擴闊貧富懸殊，有利於這些用財技或投資攻略的企業賺取利潤，但它們賺到的利潤不會回到香港。這個稅務優惠只會令貧富懸殊進一步加劇，令香港的不公義情況進一步穩固。

我認為這是容許飛機租賃公司玩弄財技，避稅的措施。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三思，如果我們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幫助富有的人或國企，讓他們賺取更大利潤，這不是香港應該擔當的角色。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答辯？

第二，有議員問到為何要提供這種稅務優惠或特別稅務安排？

正如我在二讀辯論的總結發言中指出，過去香港並非沒有先例，就着某些行業，又或是剛才鍾國斌議員提到的新興行業，我們為了要吸引它們來香港落戶，亦有提供半額稅率優惠的先例。有些議員都知道這些例子，包括再保險業務、專屬自保保險業務、企業財資中心等。另外，為了鼓勵債券市場的發展，政府亦對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所獲得的利息或收益，給予半額稅率優惠。因此，我們建議為飛機租賃行業提供半額稅率優惠，並非是特別向某個行業傾斜，過去亦有先例。

此外，香港也是一個專業服務樞紐。

因此，代理主席，我希望議員能夠從比較前瞻和着重大局的角度考慮這項《條例草案》，不要說即使我們增強了競爭力，人家也會增強競爭力，這樣做還有意思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本會恢復《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2條，"小型巴士"的定義是"經構造或改裝為只用作運載司機及不超過16名乘客及其個人財物的汽車"。第374章第2條將"公共小巴"界定為"用作或擬用作出租或取酬用途的小型巴士，但不包括任何私家小巴"。在香港的運輸體系內，公共小巴的角色，是提供輔助接駁服務。過去5年，公共小巴平均每天接載超過180萬乘客人次，約佔全港公共交通總乘客量的15%。因應公共小巴的輔助接駁角色，政府一貫對公共小巴的數目設有上限，以維持對公共小巴整體供應量的管制，目前上限為4,350輛。運輸署於2015年曾就公共小巴服務進行綜合調查，發現公共小巴服務的供求情況在過去數年大致保持平穩。不過，當局察悉，乘客在繁忙時段和非繁忙時段對專線小巴服務的需求差異頗大，而在最繁忙的1小時，大部分專線小巴路線的服務供應已接近飽和。同時，公共小巴業界不時表示經營環境變得更為艱難，以及面對司機短缺的問題。因此，政府當局開展了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上限是否可行及是否可取的研究。因應上述的研究結果，政府當局建議將公共小巴的最高座位數目由16個增加至19個。政府當局曾於2016年12月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歡迎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的建議。然而，鑒於多加一個座位會為乘客帶來益處，以及現有公共小巴的其中一個車款技術上可容納20個座位，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將公共小巴的最高座位數目增加至20個。政府當局在2017年4月26日，將《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道路交通條例》，將小型巴士的最高乘客座位數目由16個增加至19個，並作出相應修訂，以及刪除一些已過時的過渡性條文。法案委員會大體上支持《條例草案》，但有數名委員希望藉着今次的修例，在增加小巴座位數目的同時，一併進一步提升公共小巴服務的質素，其中的建議包括：將小巴的最高乘客座位數目增加至20個、安裝乘客安全帶佩戴感應器，以及增加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公共小巴的數目。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得悉，由於政府當局將座位數目的建議改變詳列於《條例草案》的詳題內，因此如就上述任何一項意見提出修正案，皆可能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委員對《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表示不滿，因其實際上排除了立法會議員在審議過程中提出任何修訂。政府當局曾表示，在決定公共小巴最適當的最高座位數目時，當局主要考慮公共小巴的供求情況，以及有需要維持各種公共交通服務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研究的結果顯示，專線小巴的最高座位數目應由16個增加至19個，則可大幅減少在最繁忙的1小時內於總站出現留後乘客的專線小巴路線數目。此外，候車時間超過10分鐘的專線小巴路線比率也會下降近80%。至於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環境，預計出現虧損的專線小巴路線組合數目可減半，由現時接近60%減至大約30%。政府當局強調，雖然有關研究顯示增加座位數目至20個或以上可繼續減少留後乘客的人數和候車時間，以及可繼續改善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環境，但相應遞增的改善幅度會在座位數目增加至超過19個時顯著收窄。政府當局解釋，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更多新車會投入服務。根據法例，該等新車必須配備安全帶。屆時，市面將有更多已安裝安全帶的車輛，有助推動乘客佩戴安全帶。如按建議在所有新登記的專線小巴安裝安全帶佩戴感應器，便須更改現有車輛設計及車輛的保養安排，以及修訂相關法例。政府當局強調，當局非常重視公共交通安全，亦同意與車輛供應商及業界聯絡，探討在公共小巴安裝感應器是否可行。政府當局計劃引入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新車款在3條醫院路線試行，試行計劃預計會於2017年下半年展開。當營辦商正式向運輸署申請就低地台公共小巴新車款進行車輪檢驗及類型評定時，運輸署署長會考慮行使法定酌情權，准許其車身長度和重量超出分別為7米及5.5公噸的現行法定上限，以便該等車款可在香港試行。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表示日後會就議員的建議持開放態度。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當局會於2018年就公共小巴服務進行預定的定期調查時，趁機就20座建議、安裝安全帶佩戴感應器，以及在香港試行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公共小巴的事宜，收集業界和市民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不會就《條例草案》動議任何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亦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前兩天差點發生當局把《條例草案》推倒重來的事件。事緣是立法會主席批准尹兆堅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把小型巴士的座位上限由16個增至19個，更改為進一步增至20個。運輸及房屋局認為有關修訂既違反《條例草案》的原意，亦會影響各種公共交通服務之間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因而考慮撤回《條例草案》，以便再作諮詢。慶幸事過境遷，提出修正案的尹兆堅議員及政府都顧全大局，政府亦因應尹議員撤回修正案而繼續就《條例草案》恢復今天的二讀。對於偏遠的新市鎮，交通配套不完善，確實有聲音要求把小巴座位進一步增加至20個的訴求，以滿足市民的需要。但是，由於政府的諮詢一直集中在增加小巴座位至19個，增加至20個座位的建議並沒有經過詳細諮詢，貿然作出修訂，亦過於倉卒。政府在法案委員會期間亦已因應委員的要求，表示於明年進行小巴服務定期調查時，會就座位數目收集意見，以及在5年後檢討公共小巴數目法定上限時，一併檢視座位數目。因此，我贊成現階段先行通過《條例草案》，最低限度對於小巴業界過去30年增加座位的訴求向前邁出一步，亦不至於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帶來太大的影響。小巴業界原本建議由16個座位增至20個甚至24個座位，但由於政府的研究顯示，如果座位上限增至19個，預計能夠有效地改善乘客於繁忙時段在總站等候的時間，但如果座位進一步增加至20個或以上，其成效就會相應遞減。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表示把座位上限增至19個，最能夠維持各種公共交通服務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因此，既然多個小巴團體亦曾經致函各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政府把小巴座位先增加至19個，並希望能夠盡快落實，因此自由黨及我都支持政府今天提出的《條例草案》，把公共小巴的法定座位數目上限增加至19個，以冀能在7月7日刊憲後正式生效。小巴業界急切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盡快落實，是因為根據環保署2014年推行的淘汰歐盟IV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的計劃，歐盟II期的柴油商業車輛在明年起將不獲續牌，而因應計劃推出的特惠津貼，必須在今年年底前申請，現時估計市場還有400多輛小巴等待更換。因此，小巴業界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盡快通過，讓車廠落實生產，令他們可於限期前申請特惠津貼。否則，他們將會失去約共6,000多萬元的補貼，日後換車將增加他們的財政壓力。事實上，近年小巴業既面對經營成本不斷增加，又因鐵路不斷擴展而令生存空間收窄，與此同時，亦面對司機不足及青黃不接的問題，營運越來越困難。雖然我認為增加座位並不是解決業界所面對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在現時司機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增加座位總比增加小巴數目為佳，最低限度有助縮短乘客於繁忙時段的輪候時間，亦不會加重道路的負荷及令路邊空氣質素下降。但是，長遠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加強協助小巴業界開發新路線，以抵銷因為港鐵擴展而流失的乘客。過去數年，我與多位議員均不斷要求政府研究在東涌加設專線小巴服務，以加強區內及機場島內的接駁服務，藉便利的交通運輸服務，引入更多勞動人口，紓緩機場島上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政府卻遲遲沒有回應，最終亦只是落實在港珠澳大橋落成之後，才開設新專線小巴服務。政府近日公布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指出，公共小巴在公共交通系統中的輔助角色會繼續維持，並加以強化。除維持小巴數目在4,350輛及今天增加座位至19個外，港鐵會向所有專線小巴路線提供港鐵與專線小巴每程3角的轉乘優惠，對於市民及小巴而言是德政。但是，對於政府建議引入中型單層巴士，在新開發區及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提供往來交通樞紐的短途穿梭服務，確實有違以往一向以小巴先行的政策。何況，我們亦希望政府在推動專營巴士重組時，把一些低客量的路線改為由小巴提供。

我們從剛才的數字得知，如果小巴座位增加至19個，將能大大縮短在總站的候車時間，但如果再額外增加1個座位至20個，卻似乎沒有明顯的效用。

局長應該會看到一部又一部載滿乘客的小巴，在他面前"飛站"，原因是全車滿座。這項《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有些地方令人感到十分矛盾，因為政府雖已接納我們的建議，即民建聯及社會各界長久以來一直爭取要增加小巴座位的訴求，但現時卻決定只增加至19個座位，這似乎並不是大部分社會人士的訴求。

如果把小巴座位數目由19個增加至20個，公共小巴的載客量將可額外提升超過6%，相當於額外增加了271部16座位的公共小巴，而這數字是非常樂觀的。本港現時有800部小巴的出廠設計可以設有20個座位，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因此，如果局長、署方當初真的是希望為市民提供方便，並修改詳題甚至主動提出把座位增加至20個，我相信今天將會出現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

對於業界而言，其實增加小巴座位的同時亦可改善其營商環境，因為每一位司機將可接載更多乘客。

因此，如果能夠再增加1個座位，其實真的會有幫助，因為這等於增加了小巴的數目，令人手不足的問題得以稍為紓緩。由於所涉及的額外成本不多，故此增加1位乘客，亦可以增加收入。值得留意的是，這項《條例草案》除可幫助私家小巴外，亦有助提升校巴的載客能力。

不過，政府最後依然堅持只增加至19個座位，我覺得很可惜，特別是受到詳題的限制。

畢竟小巴座位由14個增至16個至今已接近30年，我們不希望今天決定把小巴座位增至19個後，要再等30年後才再次調整座位數目。

此外，正如剛才易議員所說，政府已推動港鐵公司與小巴提供每程3角的轉乘優惠，提供優惠當然好，但我仍嫌優惠太少。我昨天曾聯絡業界，包括小巴商及巴士商，小巴與過海巴士合作在港島區推動一個為期半年的每程1元轉乘優惠，這項優惠的幅度遠較政府和港鐵公司提供的每程3角轉乘優惠為高。港鐵公司坐擁龐大收益，政府應該盡快考慮成立票價穩定基金，並推出更多優惠，令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更便捷及更符合市民的負擔能力。

我們認為政府未有回應前線司機對薪酬待遇的要求，會影響小巴的服務質素和道路安全。因此，我實在有必要在這裏再三呼籲政府予以關注，改善小巴司機的權益。增加小巴座位後，某程度上能夠縮減乘客候車的時間，特別是在繁忙時段，有助疏導乘客，讓他們可盡快上車。小巴的營辦商也能因此增加收入，有望改善服務質素。正如政府顧問研究顯示，出現虧損的專線小巴路線組合，預計可受惠於是次措施而令虧損減半，由現時的六成減少至大約三成。

小巴在本港公共運輸的角色，是作為鐵路及專營巴士的重要接駁交通工具，主要服務該兩種主要交通工具未能覆蓋的範圍。前線小巴司機的工作環境惡劣，在入職時要支付所謂的"墊底費"按金，部分營辦商以底薪加分帳，或純粹分帳的形式來支付他們的薪酬，亦未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有薪用膳及休息時間，這些正正是行業人手長期短缺的原因，這問題剛才劉國勳議員也提過。這些問題無疑為小巴的行業發展、其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的角色、功能定位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影響本港整體的運輸規劃。以下我會逐一詳細談論剛才提到的三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是，司機要支付"墊底費"。

所謂的"墊底費"是小巴營辦商事先向司機收取數千元的費用，他們駕車時萬一有任何閃失，或因小意外而導致車輛損壞需要維修，維修費便從"墊底費"中扣除，但這做法違反《僱傭條例》。主席，根據《僱傭條例》，僱員因疏忽或失職而損壞或遺失僱主的貨品、設備或財產，每次可按值扣除，但不超過300元為限。

他們沒有議價能力，為了糊口，只能無奈地接受。這是業界其中一個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第二個問題是，目前有兩成的營辦商仍然以底薪加分帳，或純粹分帳的方式來支付司機的薪酬。

有部分的司機為了"跑數"、為了多走兩轉多賺些獎金，經常超速駕駛，險象環生，對司機、乘客和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均構成危險。這對僱主、僱員和乘客，都是"三輸"的局面。最後，我們多次指出，小巴司機一直未能享有充分的有薪休息連用膳時間。

其實充分的休息和用膳時間是僱員的基本權益，亦是很基本的要求，一方面可以提升服務質素，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司機的駕駛安全。我們很希望政府在提出專線小巴司機工作時間指引後，能制訂具體措施，確保該指引能有效執行。總括而言，今次增加小巴座位，對於僱主和乘客來說，都是非常有利，但前線的小巴司機卻未能受惠於今次的修例，令他們的薪酬、福利待遇得以改善，長遠而言，對僱主、僱員、乘客，以致小巴在本地公共交通的角色定位和整體交通規劃均帶來負面影響。所以，工聯會再三要求政府改善小巴行業的生態及司機權益，從而改善小巴的服務質素。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主席，增加公共小型巴士座位數目、改善公共交通情況、改善小巴大排長龍的情況、改善空氣質素、改善道路擠塞等，其實均是社會的共識。

當然，我亦知道業界的意見。

這點我們完全明白。

既然有這個多贏方案，為何政府不肯考慮？

實話實說，大家也知道，政府口中最受影響、最反對該建議的唯有專營巴士公司而已，對嗎？

根據2016年9月的數據，受惠於機場巴士服務的乘客量增加——即是它經營有道——新創建集團的盈利增加了56%，即接近2億元。主席，從這個數字來看，我認為在這問題上，不應只考慮專營巴士的主觀意願。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大家評論這件事應矛頭一致，指向政府的處理方法。

如果面對失去理性的政府，我仍堅持提出修正案，即是把我的修正案掛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一旦被撤回，我的修正案也沒有了，我希望爭取增加4個座位的願望亦變成零。如果我被迫在這種情況下讓步，最終我希望爭取增加的4個座位會變回3個，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無論如何，基於我剛才所述的考慮，我願意撤回我的修正案，但我亦希望政府信守最後一道承諾：政府自己曾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將在兩年內進行檢討。

主席，就小巴增加座位的問題，其實無論在會前或會後，甚至在政府提交《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前，我們不斷向政府表達意見，告訴政府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增至20個座位。

政府所考慮的事宜與議員甚至市民所考慮的事宜未必相同，但今天小巴座位只能增至19個，這是美中不足。為何我們要求小巴由現時的16個座位增至20個座位？上次的檢討是1988年，當時由14個座位增至16個座位。1988年距今29年，即接近30年。1988年，香港人口是540萬人，今時今日香港人口已增至730多萬人，增加差不多200萬人。人口增加了200萬，時隔30年才有機會再次增加小巴座位。我們等了30年這麼長的時間才有機會增加座位，當然希望能增加多少便增加多少。

我舉個例子，葵涌的葵聯邨包括4座樓宇，卻沒有任何車位提供，所以居民沒有私家車，全部也要依靠公共交通工具。葵聯邨旁邊有葵盛東邨，那裏開出的小巴會經過葵聯邨，但在葵盛東邨開車時已上滿乘客，到葵聯邨時已沒有座位，葵聯邨居民只能走到山腳乘車。

在小巴增加座位後，我們有何期望呢？

在增加座位後，每程車的載客量增加後，可能對小巴的經營有所提振，所以小巴承辦商不應在短期內提出加價，而他們已承諾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提出加價。第二，我們希望小巴承辦商答應改善司機的薪酬待遇。

如果不增加小巴司機的薪金，我相信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有新人入行。

此外，政府亦應應對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未來檢討小巴的運作時，能考慮利用何種策略或措施，令小巴承辦商願意引入較多設有無障礙設施的小巴。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港島一個大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主席，服務社區已有一段時間，曾處理不少地區問題，當中包括在繁忙時段輪候小巴時間很長的問題。數年前，我收到不少居民反映，由於區內乘客量不斷上升，專線小巴在繁忙時段往往大排長龍，乘客要等候很長時間，而且小巴站人數太多，對路經的市民亦構成不便。我曾經約見專線小巴營運商，反映居民的意見，要求在繁忙時段增加班次，但營運商雖然承諾改善服務，亦表明有種種經營困難，包括經營成本上升、未能聘請足夠司機及法例規限等，令他們感到有心無力，無法增加班次。其後，我與業界人士商討後知道，新型的小巴可以容納多達20個座位。業界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放寬目前16個座位的限制，從而釋放出更大承載量。其實，相比之下，增加班次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會令路面進一步擠塞，污染問題亦會加劇。所以，業界提出增加座位的建議絕對是一個好方法，我更相信這是一個"五贏方案"，政府沒有理由不接納。於是，我協助遊說政府，除了向運輸部門反映，更曾直接向特首提出這項建議，政府亦答應會認真考慮。目前，全港共有4,350輛公共小巴，按照現時建議，每輛小巴將會增加3個座位，如果全部小巴都增加座位，便等於增加13,050個座位，相等於815輛16座位小巴的載客量，但實際上沒有增加小巴數目。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各方都贏的"五贏方案"：第一，市民贏，按照現時建議增至19個座位後，承載量即時增加20%，有助解決繁忙時段的輪候問題，而且小巴收入增加亦可以紓緩加價壓力。第二，政府贏，政府在沒有動用公帑的情況下，以最環保的方式，解決公共交通問題，亦能減省市民的輪候時間。第三，小巴司機贏，營運商收入增加，很多營運商已承諾會改善司機的薪酬福利，解決因薪酬偏低而未能聘請司機的問題。第四，業界贏，業界長期面對經營困難，甚至有部分路線因為長期虧損而面臨停辦，如果收入增加，便可望解決他們的困難。第五，環境贏，在不增加小巴數量的情況下，以最環保的方式即時增加20%承載量，變相減少環境污染。有人擔心小巴加位後會搶走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但現時在繁忙時段，港鐵和巴士均極為擠迫，有人滿之患，而且服務質素下降，小巴增加座位應不會對它們構成重大影響。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建議把公共小巴座位增至19個，有議員認為應增至20個，雖然最終並未提出修正案，但這提議值得繼續跟進。如果加位不會帶來運作上的問題，而客量又不斷上升，便應盡快考慮加位。雖然每輛小巴只能增加1個位，但全港小巴總共可以增加4,350個位，等於增加271輛16座位的小巴，對於紓緩交通壓力會有一定幫助。最後，我要感謝政府從善如流，聽取業界的建議，提出的《條例草案》又能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我亦希望《條例草案》能夠順利通過，政府也能盡快落實加位建議，讓市民受惠。

主席，今天是張炳良局長在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以局長身份出席會議，我真的不想責罵他。不過，《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正是最佳例子，活生生演繹了何謂行政霸道，不是行政主導，而是政府"惡晒"。

多位議員，包括建制派及民主派議員剛才提到，第一，"19"這個數字是否有斟酌餘地。

張局長，很可惜，你以前是學者，我對你相當尊重，但今天你代表政府進行霸道行為，我認為需要譴責。

申訴專員亦認為，運輸署應提供更多復康巴士，服務傷殘人士，令他們不用困在家中。

如果政府容許小巴座位由16個改為20個，營運商提供無障礙的低地台小巴的彈性便會較大。我們知道，英國、日本和台灣使用數個車種，車上安裝一些摺櫈，有輪椅人士使用時，摺櫈可以向上摺，以便放置輪椅；沒有輪椅人士使用時，摺櫈可以放下來，讓普通乘客使用。

如果有20個座位的小巴，這個彈性更會大大提升，因為這類車種能夠提供20座或22座的載客量。主席，政府一意孤行，頑強的態度令人感到遺憾。

如果膝蓋不夠力，也很難登上小巴。可是，很多住在屋邨的長者，除了小巴便沒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政府還有多花數年時間進行試驗，更要留待下一屆政府處理，試問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嗎？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大家都知道討論範圍非常狹窄，因為這項法案只是將小巴座位數目由16個增至19個。我必須說明一點，今天很多議員贊成或不反對《條例草案》，其實都是口服心不服的。大家對於政府不聽民意將小巴座位上限增至20個，而且由撰寫《條例草案》至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一直用盡方法阻止議員將座位上限增至20個的粗暴態度，均表達強烈不滿。我們看回香港小巴的發展歷史，其實小巴是應運而生的交通工具。五六十年代屬於非法經營，在六七暴動期間巴士公司罷駛，政府便默許小巴作為其中一種公共交通工具，久而久之小巴成為巴士以外不可或缺的選擇，到了1970年代才正式被確認成為合法的公共交通工具。可是，主席，小巴座位的數目並未有隨着人口增長及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時並進。

儘管經濟和人口在七八十年代快速發展，而當時亦已有不少業界要求把座位數目增加至20個，但政府卻是在合法化18年後，才將座位數目增加2個至16個。在1988年至2017年的29年間，人口又再增加百多萬人，GDP更已增加超過一倍，但政府依然未決定是否增加座位，最後要到2017年才將座位數目增加至今天《條例草案》所處理的19個。由此可見，小巴座位上限的加幅明顯低於香港人口增長及經濟增長的水平。小巴座位上限增幅緩慢，與政府的公共交通政策有着密切的關係。當局不斷指小巴只是輔助的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對於增加座位的訴求採取消極的態度。在這樣的政策下，小巴日漸不能滿足市民在繁忙時間的需要，而市民於繁忙時間等候小巴的時間亦與日俱增。此外，由於小巴司機日漸老化，而新入行司機的數目也日漸減少，以致小巴司機供不應求的問題越趨嚴重，小巴公司根本難以增加班次以應付日漸增長的需求。在可見的將來，小巴司機因為人口老化而日漸減少的趨勢將仍然會持續，但市民對小巴的需求卻不斷上升。因此，政府應盡最大努力，將小巴座位上限提高至可行範圍內的最高水平，令小巴可以繼續為市民提供有效的服務。我覺得政府將小巴座位上限由16個增加至20個，其實較由16個增至19個更有利於小巴的生態，而且不會造成任何重大問題。政府經常向法案委員會表示："雖然有關研究顯示增加座位數目至20個或以上可繼續減少留後乘客的人數和候車時間，以及可繼續改善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環境，但相應遞增的改善幅度會在座位數目增加至超過19個時顯著收窄。"政府又指出："具體而言，在座位數目由16個增加至19個的安排下，每增加一個座位能平均減少留後乘客的專線小巴路線比率11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在19個座位後每增加一個座位，只會減少該比率2至3個百分點。"我覺得政府堆砌數字的做法有欠實際，反而應該分析由16座位增至20座位的經濟效益，而不是比較由19座位增至20座位的經濟效益。政府提到，在現時的4,000多輛小巴中，只有90輛能夠容納20個座位。按此數據推算，如果政府容許提高公共小巴座位上限至20個，不排除有財力的小巴公司會加快購買較新型及較安全，並可容納20個座位的小巴。這樣政府便可在無需動用一分一毫公帑的情況下，令公共交通系統更環保，同時亦可增加小巴的載客量。

當局指現時只有90輛小巴可以容納20個座位，但如果日後法例把座位上限放寬至20個，小巴公司自然會考慮更換新車，屆時安全帶、按鐘及地台等問題均有機會一一解決。我們甚至認為政府可以分階段實施，尤其是針對老人院或醫院等地方。即使政府要向小巴公司提供補貼，但我相信很多市民也認為是值得討論的，就像政府補貼環保等對社會有益的事業一樣。當局除了以經濟效益增幅不顯著為理由，拒絕把座位上限增至20個外，還經常指把座位數目增至20個可能會影響得來不易的公共交通服務生態平衡。然而，有不少地區的確只靠小巴連接，原因是巴士公司因客源有限或道路設計的限制而無法為有關地區提供服務。因此，將小巴座位增至20個，絕對比19個座位較能縮短這些地區居民等候小巴的時間。

是否要這些巴士未能直達的地區居民繼續等候小巴，甚至有時候被迫改乘的士才算平衡？這樣各種交通工具都能夠有錢賺。因此，我認為政府提出的理據十分薄弱，亦未能夠滿足市民的訴求。近日很多市民及網民均質疑，政府此舉是否想保護那些只能在車輛長度7米車廂內提供19座位的車廠的利益。這質疑其實亦不無道理，因為市場上早已有車廠能夠生產可在7米車廂內裝置20個座位的小巴，只是政府以不同的理由認為並不可行，但我們覺得這些理由十分牽強。如果我們說政府極有可能是想保護現時生產19座位的車廠及包銷商，那麼當局將如何回應？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各黨派議員早已在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要求把小巴座位的上限由19個增至20個，並已通過相關的議案。由於政府十分擔心會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將小巴座位上限由16個增至20個，故此便用盡其擁有的所有權力，阻止立法會提出這項惠民的修正案。其中最令人不滿的做法，今天很多議員均有提到，便是利用詳題限制立法會修改座位上限的權力。當局在詳題中寫明將小巴座位上限由16個增至19個，這舉動並不尋常，政府是甚少會在修訂法案中寫出明確數字的。即使是極具爭議性的《2012年立法會條例草案》，當局亦沒有在詳題中寫明議員在辭職後多久不可以參加補選，只訂明"施加一項限制"而已。

由此可見，在詳題中寫明將小巴座位上限由16個增至19個的做法極不尋常。政府在交通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要求將小巴座位上限訂為20個後，在詳題寫明小巴上限為19個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阻止議員提出將小巴座位上限提高至20個的修正案。

因此，為了杜絕這個可能性，當局唯有在詳題寫明小巴座位上限的數字，令增加小巴座位上限的修正案變成不符合詳題，因而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這樣立法會主席便可以不接受提出有關的修正案。政府在詳題寫出明確數字的作風，實在不值得鼓勵，亦希望下屆政府不會有樣學樣。這種透過詳題公然與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甚至是立法會全委會作對的態度，我們應予以強烈譴責。如果每次事務委員會和大多數議員就一些沒有爭議性的政策——當議會內大多數議員均表示支持，我們便認為其爭議性不大——提出與政府有所不同的建議時，當局便透過詳題的內容，防止議員藉提出修正案來表達意見，這樣立法會或全委會的功能便形同虛設，議員亦將難以透過修訂法例反映市民和社會的訴求。因此，這種透過詳題限制甚至剝削議員修改法案的做法極為惡劣，亦無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雖然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也提到，將座位上限改為20個可能與詳題不一致，但依然有議員膽敢提出修正案，把座位上限提高至20個，而這嘗試亦竟然得到意料之外的結果。主席在星期五作出裁決——我真的要說聲"主席英明"——認為不應該因為修正案與法案詳題的特定建議不一致，便裁定不能夠提出，更指如果修正案和詳題內容不一致便不能夠提出，便意味法案沒有任何修正的空間，所以主席批准議員提出修正案。我十分支持主席的決定，認為有關決定可讓政府再次清楚知道，不可任意透過在詳題中列明具體數字而限制議員修訂法例的權力。

政府以這種橫蠻無理的態度處理獲民意支持的修正案，令我們十分憤怒。政府彷彿是要告訴立法會議員，只有政府提出的建議才是具體可行的法例和政策，其他政黨提出的建議，即使切實可行且有民意支持，亦不涉及國家主權的民生政策，但也絕對不能夠成為政策和法例。我只可以用"欺人太甚" 4個字形容這種矮化議會及行政霸道的行為。政府以撤回法案要脅議會的做法不是沒有先例的，以往亦曾經出現，只不過這次將小巴的座位上限由19個增至20個，我們認為只是很小的修正案，與最低工資或侍產假所牽涉的數字完全不同。我希望議員，特別是建制派議員會看清楚這次政府的所作所為，並與我們同聲譴責，我們是不可以縱容政府這種蔑視立法會的態度的。

今天大家都一致支持的修正案，它也不容許我們提出甚至討論。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及其他委員，以及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努力，令審議《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的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剛才有9位議員發言提出了各方面的意見，我稍後會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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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對上一次增加座位數目差不多是在30年前，即1988年，當時由原來的14座增加至16座。在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中，公共小巴的角色定位是提供輔助接駁服務，以及為乘客較少或不適宜使用高載客量交通工具的地區提供服務。雖然公共小巴服務的供求情況在過去數年大致平穩——按照當局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顯示，公共小巴目前平均整體載客率在非繁忙時段是四成左右——但我們留意到在繁忙時段，乘客需求一般而言確實有所增加，而一些專線小巴路線在繁忙時段更出現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經全面研究檢視後，政府認為有必要增加小巴座位數目，使之對滿足繁忙時段乘客需求方面，能夠發揮較大作用。這樣做亦可改善小巴營辦商的營運情況，讓他們較有條件改善司機的待遇。在過去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今次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政府已多次解釋，在研究及決定合適的座位上限時，既考慮公共小巴服務的供求情況，亦需要致力維持各種公共交通服務之間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所指的不同交通服務亦不僅限於剛才議員提及的其他交通工具——並使其各自有所發展，藉以為廣大乘客提供多元選擇。將小巴座位上限只增加至19個，是政府非常清晰的政策原意和立法原意，亦反映在《條例草案》的詳題中。正如《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11段中指出，政府的研究結果顯示，增加座位至19個已可顯著改善目前在最繁忙時段專線小巴服務不足的情況，以及改善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環境。以在最繁忙時段出現留後乘客的專線小巴路線比率而言，在把座位數目由16個增加至19個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個座位能平均減少該比率11個百分點。不過，在19個座位之後再增加的邊際比率只會很輕微，只是達到2至3個百分點。從整體規劃角度考慮，我們不能單單以公共小巴在最繁忙時段的需求來決定整體小巴座位上限。香港各類公共交通工具和相關服務相當發達，存在不同程度的良性競爭，因此我們亦須審慎評估增加公共小巴座位上限的數目對其他公共交通業界的影響，以確保公共交通服務之間的生態平衡及角色互補得以合理地維持。這樣，整體公共交通服務才能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多元選擇，惠及市民。剛才易志明議員在辯論中提到，對於一些沒有專營巴士提供服務的路線，可否由專線小巴提供服務？其實，運輸署過去曾經考慮在巴士路線重組後，部分原先乘坐巴士的乘客可以改乘公共小巴，以增加公共小巴的乘客需求量。因應專線小巴業界的要求，運輸署亦曾積極研究，將一些乘客量較低的巴士路線改由專線小巴經營的可行性。運輸署亦曾因應地區人士的要求，研究將需求量較高的專線小巴路線改為專營巴士路線，希望兩者之間盡量發揮其作用。不過，兩者在施行上均面對不少問題，包括在繁忙和非繁忙時段的班次安排、行車時間、車站位置、有關車輛是否可供輪椅乘客使用，以及票價水平等。

張超雄議員提到應如何推動公共小巴方便長者和行動不便乘客使用的問題，我想就兩點作出回應。首先，香港現時確實未有公共小巴營辦商採用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車輛。因此，為了便利有需要人士使用公共小巴服務，運輸署已經與業界跟進，物色適合在香港使用、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新小巴車種，並將之引進合適的醫院路線作為測試。這是個測試，在小量合適的路線試行這個車種後，確定有關車輛適合在香港路面行駛和作為公共小巴營運，我們會進一步考慮要求部分公共小巴營辦商採用。

所以，我們對推廣無障礙運輸的目標沒有改變；當然，在具體實施步伐上，我們要多與不同持份者溝通。我們現在建議只增加小巴的座位上限，而不增加公共小巴車輛總數的法定上限，即4,350輛，好處是可以在無需增加車流的情況下，比較有效地回應繁忙時段的乘客需求、縮短繁忙時段乘客的候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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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次的研究亦顯示，近年市場對私家小巴，尤其是學校私家小巴的需求亦有增加趨勢，預計在中、短期會有所持續。因此，我們建議私家小巴的座位上限亦應增加至19個，以照顧乘客需求。小巴19個座位上限的建議是經過多次與不同業界溝通後，我們認為是一個適當平衡多方考慮的結果，亦是各公共交通業界皆可接受的方案。這一點在過去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上，政府已作出詳細交代。在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確實有不同議員曾提出應否再進一步，增加多1個座位，但經過政府充分解釋當中的考慮後，法案委員會最後在完成審議《條例草案》時也同意政府提出的19個座位方案。這一點剛才易志明議員亦有說明。假如當時法案委員會不支持政府或不同意這方案，政府亦別無選擇，唯有重新再向各個公共交通業界進行諮詢。

因此，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已承諾日後會對公共小巴在增加至19個座位後的使用和營運情況，作出檢視。這項工作會在明年展開的定期小巴使用率市場研究中一併進行。到2022年，當檢討現有公共小巴4,350輛法定車輛數目上限時，亦會再作一次檢視。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上作出的承諾，我們必定會跟進。所以，議員大可放心，如果檢視結果顯示供求情況有變，令增加小巴座位數目上限至20個的效益能夠大幅提升，而同時各公共交通服務之間的生態平衡經與業界諮詢和溝通後能夠得到妥善處理，屆時政府將樂意和議員再一同商議應否把小巴座位數目上限增加至20個。有議員提到，現時市場上已有一個公共小巴車款在技術上可容納20個座位。

正如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所提及，政府與法案委員會經深入討論後達成共識，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除了剛才提到檢視公共小巴在增加座位後的使用情況外，政府亦會就即將推行的低地台公共小巴試驗計劃，以及業界對專線小巴安裝安全帶佩戴感應器的意見，作出分析和評估。一旦工作完成，我們會盡快向立法會匯報。主席，小巴座位上限在過去差不多30年從未有增加，當中固然涉及很多複雜的因素和考慮；現時有所突破，將座位上限由16個增加至19個的建議實在得來不易。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讓營辦商能夠盡快增加旗下小巴的座位數目，以回應繁忙時段的乘客需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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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
第1至11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11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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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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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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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

根據《定額罰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為了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妥善管理使用香港口岸和香港連接路的車輛，政府會採取合適的交通安排。我們有需要對相關交通法例作出技術性修訂，為有關交通安排提供法律基礎。

現時違反第374Q章規例中部分行車規定的定額罰款，載列於《定額罰款條例》的附表。隨着上述對第374Q章規例的修訂，我們須對第240章的附表作出相應的修改，包括修訂相關的現行罪行項目編號和描述，以及參照現行規定，引入適用於香港連接路的罪行，以確保行車安全，保障相關道路使用者。有關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包括上述第374Q章規例及第240章附表的修訂。我在此特別感謝陳恒鑌主席所領導的小組委員會，對有關修訂作出了詳細的審議。根據立法會的規定，屬"先訂立後審議"的第374Q章規例修訂的審議期限已經在2017年6月14日屆滿，並獲得通過。所以，我們今天對屬"先審議後訂立"的第240章附表，作出相應修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以"與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相關的技術性法例修訂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報告。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審議相關的技術性法例修訂，當中包括局長剛才所動議的擬議決議案，以及6項須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支持各項技術性法例修訂。一如局長發言時指出，6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已在6月14日屆滿，政府當局及本會議員均沒有提出任何修訂。

為配合相關修訂，當局根據《定額罰款條例》第12條，提交上述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審議了擬議決議案就該條例附表所作的修訂，當中包括把適用於"右上左落"快速公路的駕駛罪行加入為表列罪行。委員注意到，根據第64號法律公告，"靠右駛快速公路"被界定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1231條指定為快速公路的香港連接路的路段。就此，當局在回應小組委員會的查詢時表示，將會在第64號法律公告及擬議決議案的相關修訂於2017年12月15日生效前，根據第374章第1231條，藉憲報公告指定香港連接路的相關路段為快速公路。在審議期間，委員就香港連接路"右上左落"的行車安排和相關配套措施作出詳細討論。委員普遍同意，由於大橋主橋和香港連接路在邊境的交接點是一段時速高達100公里的快速公路，若要在該交接點轉換行車安排，車輛將需要在高速行車的情況下切線，此舉並不可取。委員認為合適的做法是在香港口岸進行銜接，讓駕駛者透過合適的道路設施改行正確的行車線。

就此，委員察悉，當局會在香港口岸的車輛通關廣場以北，設置合適的道路設施，使兩種行車安排得以安全銜接。政府當局亦會就有關的交通安排印製單張，以及在運輸署網頁登載有關資料，讓駕駛者了解。

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

我很感謝局長，過去數年來，大家都看到他非常勤力，雖然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他仍然迎難而上，一直非常盡心盡力為香港服務。我感謝張局長為香港服務。

雖然委員在討論過程中有不同理解，但經過詳細討論後，委員均接受這個安排，這是我很高興看到的。在興建大橋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工程挑戰，亦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例如司法覆核、石屎問題、人工島飄移等。

雖然大橋預定在今年年底達致通車條件，但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在確保一切均屬安全及可以接受的情況下，才讓大橋通車。

今天《東方日報》報道人工島有數個鋼筒向外伸延，我們非常關注這會否影響大橋的通車安排。

我認為政府部門應多作新嘗試，例如這次的不浚挖式填海，又或在整個建設過程中採用各種不同方法。即使"右上左落"的行車安排可能會引起爭議，但政府仍然願意實行，我覺得這是政府應有之義。

因此，我支持有關法例和有關修訂。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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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尹兆堅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3天後便是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這對香港人，以至對香港和全中國的歷史來說，本應是一個重要且具有正面意義的日子。但是，很可惜，20年來，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心越來越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就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指數，持續地進行了24年調查。在1997年7月，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的比率為64%，沒有信心的比率只得18%，淨值是45%。

主席，這種情況實已嚴重至慘不忍睹的地步。今年七一遊行的主題正正是要回應這一點——今年的主題是："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

我們在各大調查，以至在街頭巷尾與市民接觸時，都看到這種狀況。當年中央曾向香港政府或香港市民承諾，根據《基本法》，香港會實行雙普選，而在2007年後，香港人可透過直選自行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角色只是在形式上作出批准和確認，而非進行實質的介入和篩選。

主席，我們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承諾不斷變化。二十年前，中聯辦或其他中央駐港機構給我們的感覺是較少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今天，我們所有人都說"西環"插手香港事務，是香港第二支管治隊伍，甚至有人說香港政府才是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是第一支管治隊伍。主席，這情何以堪？中央事事干預，難怪市民覺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化為烏有，對其沒有信心。

市民看在眼裏，怎可能對香港的管治有信心？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於2015年在瀛台會見梁振英，當時習近平說："我想強調的是，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

"主席，歷史真的諷刺。百多年前，瀛台泣血，慈禧軟禁光緒；百多年後的今天，特區政府可以自由決定的範圍，可能也只有瀛台的丁方大小。二十年來，"一國兩制"已經動搖，"港人治港"已經走樣，"高度自治"已經變形。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上街，那次是民意的覺醒，亦顯示了市民大眾對於民主、公義、法治、廉潔的堅持。今年，3天後便是第十五次的七一遊行。可惜的是，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北京政府對香港的管控日益收緊，甚至將有形之手伸至香港，影響香港的自治情況，進一步打擊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國務院於2014年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進一步壓抑、縮小香港與中央之間在制度上的區隔，並使"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進一步縮小。近日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更表示，除了國防和外交外，其他的香港事務，中央政府也可以參一腳。

香港人當然明白《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但與此同時，《基本法》第十一條載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基本法》附件三明確規定，只有6項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顯然，《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是尊重及區隔兩地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毫無疑問，基於這個前提，今天北京政府的態度和京官的說法，是"走數彈票"。以他們的用語來說，"一國兩制"已變形走樣。"一國兩制"原本的方針和路線已被扭曲。二十年前的香港人尚且對"高度自治"有少許憧憬，但隨着白皮書出台，已煙消雲散。觀乎近日在香港和國內發生的多宗打壓事件，中央政府的行徑可說是偷天換日，把以前在1980年代、1990年代對香港人的承諾拋諸腦後，付諸流水，"側側膊，唔多覺"便當作無事，以新的說法和定義來凌駕應有的路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本應可贏取市民信心，除了國土回歸外，人心回歸也很重要，但不幸地，這無法做到。這些都是北京當權者一手造成的。代理主席，世道艱難，黎明前總是最黑暗的，但香港人不會放棄，只要我們持守着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即民主、法治、公義、廉潔的信念，前面總有曙光。正因如此，每年七一均有市民上街，借助這個日子來表達他們對中國在香港的管治，以至對香港政府在香港的實質管理工作的不滿和意見，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及落實"一國兩制"。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政府，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中央政府。當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依然堅持以一種脫離世界潮流的惡棍政治方法來管治國家；看到香港人每天面對的苦況；看到20年來香港的種種沉淪；以至看到內地官員的表現，我們怎會有信心？代理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今年七一遊行的口號是"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我希望北京當局聽到這個口號，真的是字字鏗鏘。如果中央真的很介意他們念茲在茲的所謂"港獨"問題，他們更應洗心革面，因為這問題其實是政治鏡子內的偽議題，是市民對"一國兩制"不兌現的情緒反彈。如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以落實，我相信市民大眾的反彈情感將會減少。代理主席，說到聆聽市民意見、正視七一遊行，當然不能不談香港特區政府，它責無旁貸。上星期，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出台，當中不少官員都是本屆政府的要員，很多政府官員均能順利過渡，包括新特首林鄭月娥。我想問，過去多年來，這群官員或主事人有否認真聆聽七一遊行市民的心聲？

虛心聆聽市民意見，對施政會有莫大幫助。

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認真對待。

還有數天，林鄭月娥的班子便會上場，我希望他們真的可以實現她的競選承諾，依法執政。眾所周知，廉政公署在香港人心中的位置不斷滑落，部分原因是發生了UGL事件和李寶蘭"被辭職"事件，案中有案，令公眾信心盡失。我希望現屆和來屆政府的官員，尤其是林鄭月娥及她旗下的局長，均以此為鑒，秉行他們的公職和承諾，依法調查任何涉嫌貪腐的行為，秉公辦理。代理主席，七一遊行當然還有很多其他訴求。我會預留一些時間在稍後回應同事的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兩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黃定光議員及張華峰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這是本港歷史上重要的一天。每年七一，有人慶祝亦有人抗議，各有體會，各有自由，這就是香港可貴之處，也是"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落實的重要驗證。香港回歸祖國後保持繁榮穩定，成績有目共睹。即使是一個普通人，在20年的人生中亦未必事事順境，更何況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偶遇波折，也是可以預料的。所以，香港在這20年的發展過程中，也曾面對政制爭拗、經濟波動、社會變遷等，即使遇上各種情況，我們得到中央積極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令香港足以應對各種挑戰，維護繁榮穩定。回想當年，中國與英國政府就香港回歸進行談判的時候，英國政府在不情願、不合作的情況下，無奈地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當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了延續回歸後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更搞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破壞立法機關的直通車安排。中方亦因此做好應對方案，成立籌委會的預備機構及臨時立法會，為政制不能銜接的情況做好"另起爐灶"的準備，讓香港平穩過渡。回歸後，香港政制不應該亦不能夠再受外國政府干預，但政制發展仍會面對挑戰，政改方案不成功，被立法會反對派否決，令2017年普選特首無望。回顧這20年，小小的挑戰不能否定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成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7年作出的決定，制訂明確的普選時間表，而特區政府在2010年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的解釋，啟動和落實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這是回歸後首次成功修改，更標誌着中央的支持，以及特區政府和關心香港政制發展的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天，香港經歷了6屆立法會選舉，議席不斷增加，而5次行政長官選舉亦越來越具競爭性，積極面向市民，可見無論政制發展面對甚麼挑戰，香港都能夠一一克服。往後，我們會繼續為推動民主進程，落實《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而努力，並為促進良好管治、提高市民福祉，實行優質民主而奮鬥。除了政制發展經歷的挑戰，回歸20年，香港經濟亦因為外圍環境因素而變得波動。近年樓價飆升，不單樓價高昂，一個車位都可以賣500萬元，這種情況自然令人想起，香港回歸後曾經出現瘋狂炒賣及隨後跌市的彷徨。香港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3年的SARS肆虐，經濟不單受到重創，各行各業也變得一潭死水。幸好，香港一直擁有強大優勢，便是內地龐大的腹地和國家的支持。所以，香港在經濟面對挑戰時能夠一一克服，因為中央的支持，令香港能夠有底氣地打大鱷，也因為中央的一系列挺港措施，包括CEPA及個人遊，瞬間為香港低迷的經濟打下強心針，令香港經濟從谷底翻身，並造就其後的黃金10年。當然，自由行或兩地經濟融合會引申一些問題，我們不會忽視。香港在面對困難的時候一直沉着應對，冷靜地解決，例如，內地旅客眾多影響到北區市民日常生活，我們便構思在邊境興建購物城，從根本解決問題。少數激進分子"踢喼"或辱罵內地旅客，製造兩地矛盾，傷害兩地同胞感情，對事件一點好處都沒有，對解決問題亦毫無幫助。回歸以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與內地互利共贏，共同發展。香港一直是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為內地拓展國際市場，引進資金、技術和信息，以促進內地的改革開放。同時，國家的各項戰略發展，無論是"十一五"、"十二五"及"十三五"規劃均有香港的參與，讓香港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與全國同步向前，共同發展。近年，由中國牽頭的"一帶一路"吸引了世界目光，被全世界視為發展經濟的機遇，香港亦得到中央支持，乘搭"一帶一路"順風車。由此可見，香港只要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努力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各地的"超級聯繫人"，香港的經濟發展令人充滿期待。代理主席，回顧過去20年，香港人切身感受到"一國兩制"的實施對香港是最有利的。所以，我們不會動搖，反而會更珍惜、保護和完善"一國兩制"，決不會做出一些動搖和損害"一國兩制"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的確需要警惕及防範歪曲和篡改"一國兩制"的言論，令"一國兩制"的真正落實不被動搖、走樣或變形，尤其是要防止"港獨"思潮的蔓延、惡化甚至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否則，"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均會被嚴重破壞。代理主席，"一國兩制"是偉大的構思，亦是嶄新的構想，在實踐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和挑戰。我期望中央和特區政府今後能夠繼續一貫的互相信任及緊密關係，共同摸索和總結經驗，不斷完善"一國兩制"，讓參與七一遊行的人士、其他廣大市民以至全國人民冀盼，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代理主席，這個周末就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大日子，而尹兆堅議員今天提出這項非理性的議案，明顯地就是要衝着這個日子而來，為他們七一上街遊行造勢，希望越多人越好，以期向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施加更多壓力，以達到他們所謂的民主訴求。尹兆堅議員在議案中，開宗明義便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經嚴重動搖，"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徹底走樣、變形，要求中央政府貫徹落實《基本法》。這種說法明顯是對"一國兩制"作出嚴重指控，但我想指出這些嚴重指控毫無根據，是莫須有之罪，根本就是想把香港社會上存有各種矛盾的責任，單方面推給中央政府，要它一力承擔。所以，我今天代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修正案，希望政府除了要聆聽七一上街市民表達的訴求外，同時更要聽取其他市民的聲音，因為他們都以香港為家，樂見"一國兩制"成功，不想香港被人搗亂。我認為過去20年，"一國兩制"成功在香港落實，並且獲得廣大香港市民接受和支持。我們的人權、民主和自由，"舞照跳，馬照跑"，以及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均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亦得到了維護。只可惜，過去數年有不少青年人為了他們心中的民主二字，越搞越激，既參與違法佔中，又參與旺角街頭暴亂，放火擲物，襲擊警務人員，破壞法紀，有人因而被判入獄，有人甚至棄保潛逃，前途盡毀。最近，繼有人在議會內公然宣揚"港獨"後，有人甚至明目張膽地以議員身份到訪台灣，與台獨分子結盟。我認為這與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完全不相符，嚴重違反了他們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基本法》的誓言，絕對不可視作等閒。我同時希望警惕上述議員，雖然香港仍未就顛覆及分裂國家罪行立法，但絕不代表中央政府對"港獨"分子束手無策。我深信中央不會對"港獨"分子坐視不理，放任他們在香港搞"港獨"。我希望這群議員會深刻自我反省，不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亦不要做出傷害廣大市民利益的事。說到七一遊行的主題，今年竟然用到"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這16個字。雖然表面上並沒有用上"港獨"或本土自決的字眼，但卻大力"唱衰""一國兩制"，與鼓吹"港獨"的言論相差不遠。而且，有人更事先突襲金紫荊廣場，以黑布蓋着金紫荊銅像，極具挑釁意味，試問是誰在破壞"一國兩制"？事實上，回歸20年，中央政府無時無刻都關心和支持我們，我想大家感受最深的，必然是在2003年SARS期間，當時香港仍未從亞洲金融風暴中復蘇，再加上世紀疫症，經濟陷入空前低谷。當時多得中央政府出手相助，推出自由行和實施CEPA，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才令香港的經濟迅速反彈，之後亦得以持續發展。代理主席，香港的金融發展自回歸20年來，生產總值的每年平均增幅為同期GDP的兩倍。雖然香港曾經歷兩場金融危機，但在中央的支持及特區政府的努力下，股票市場很快穩定陣腳，持續向上，港股市值由1997年的3億2,000萬元升至目前的28億5,000萬元，增長8倍，上市集資總額連續3年全球第一，遠遠拋離上海和紐約。前年和去年，我們實施跨時代的滬港通和深港通，為兩地金融合作邁出重大一步，而且香港也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以說沒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香港金融中心就沒有今天的成就。可惜，過往多年我們把太大精力放在政治爭拗上，泛民議員在會議內不斷"拉布"，阻礙法案和撥款通過，浪費寶貴時間，拖慢了我們的經濟建設，導致經濟放緩。反而鄰近的深圳銳意創新，急起直追，其GDP更隨時超越香港。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在新政府上場後，與工商、金融專業，以至各行各業攜手同行，把精力重新投放在經濟發展，製造良好營商環境，改善民生上，使教育、房屋及社會福利等各方面得到提升，讓青年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加強他們對未來的信心。我亦希望政府在大灣區內，積極爭取早日實施雙邊債券通，以先行先試方式，讓中港兩地投資者可透過新股通跨境認購對方市場發行的新股，為資產管理和集資上市提供專業服務。總之，我誠心祝願我們透過這世界級的大灣區建設，把區內的大門、小門一一打開，讓包括港澳兩個特區在內的各個城市，齊心合力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建立世界級的創新科技灣區，推動區內城市轉型發展。我亦衷心希望泛民的專業人士可以放下成見，抓緊國家飛快的發展機遇，搭上這列經濟快車，為香港的經濟引入新引擎，帶領我們的經濟再次騰飛，為青年人帶來新的光明前景。

代理主席，對於"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議案，我是支持的。今年是香港回歸20年，但主權回歸，人心未回歸，事實反映出，香港人的離心力越來越嚴重，因為很多人都目睹及感受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施20年來一步步倒退。回歸20年，換來的只是一個又一個謊言。近來經常聽到有些人說想移民，根據保安局的數字，去年港人移民外地的數字創下3年來的新高，共有7,600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去年曾進行電話訪問，發現有四成人曾考慮移民。至於原因，我想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是因為香港人不論在政治、經濟以至生活環境方面都感到心灰意冷。但是，代理主席，當中最令我百感交集的是，研究所發現越年輕的人越想移民，30歲以下的人當中，有五成人曾考慮移民，相比只有兩成半50歲以上的人想移民，多了一倍。我們經常說年輕人是社會的棟樑，是我們未來的希望，但原來社會已經轉變為連年輕人都不想留在這裏，覺得沒有未來，這是否悲哀呢？事實上，不能怪他們，要怪只可以怪政府不濟，政治打壓越來越嚴重，言論自由及法治逐步失守，經濟民生更不用說。

每年七一，對於政府高官及中央來說，是一件值得大肆慶祝的事，但市民眼中的七一則不同。對香港人來說，回歸意味的並不是繁榮穩定，而是人權倒退、民不聊生。民間人權陣線今年以"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作為口號，因為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政治、經濟、法治、人權每個層面都失守。《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但回歸之後，我們看到中央政府根本不尊重《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粉飾太平的口號。政制方面，承諾了會落實雙普選，但中央一拖再拖，最後只提供了八三一假普選方案。在言論自由方面，只要稍為觸及當權者的底線，便連說都不能說。"港獨"思潮被打壓，不但明言在學校不可以討論，甚至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時，公然剝奪部分曾提倡"港獨"的參選人的參選權。此外，前年銅鑼灣書店5名股東及員工連環失蹤，梁振英口說不可以容許跨境執法，但事實放在眼前，特區政府做了甚麼呢？法治成為了當權者"輸打贏要"的政治工具，並且以行政干預司法。

我們談及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去了哪裏呢？對當權者來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能只是用作愚民的把戲。

可是，回歸之後，大家有目共睹，中央一次又一次令港人失望。

此外，中央官員放話影響香港的輿論，指點建制派，這些情況近年來越來越頻密，越來越明目張膽。

言論一出，一片譁然，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互相制衡，一直以來都是香港重要的基石及核心價值，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行政主導、一權獨大。

張德江說出這番話之前，究竟有否想過香港人聽到後有甚麼感受呢？"一國兩制"崩壞，中央政府"走數"，普選無期，事實已經放在眼前，所以我們在今年七一要告訴特區政府，要重視香港未來的自主權，要求實現真正的"港人高度自治"。因此，我支持議案，希望下屆政府不要像梁振英般，只懂得向中央獻媚、粉飾太平，而是真真正正聆聽及回應市民訴求，不要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樣、變形。

代理主席，今天民主黨提出的議案是"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坦白說，無論是立法會議員或政府，聽取民意絕對是我們的職責，亦可以說，無論任何時候，在1月1日也好，12月31日也好，我們也應該聽取民意，而不一定要在七一才聽取民意。民主黨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無非為了造勢，又或是已經編好劇本，把他們的訴求強加於七一遊行的市民身上。今天仍是6月尾，大家應該還未知道屆時市民有甚麼訴求，但在座已發言的數位議員剛才卻言之鑿鑿，令我還以為已經過了七一，所以他們能夠把訴求一一道出，這正好證明他們已經編好了劇本。民主黨的原議案強調"港人治港"，於是我便上網搜尋"七一遊行"、"港人治港"等字眼。我看到一些媒體報道的報章標題："港人要治港，踢走白鴿黨"，這是七一遊行的其中一個市民訴求。

代理主席，"一國兩制"是國家對香港的莊嚴承諾，對世界的莊嚴承諾。

香港的身份是中國的一個特區，有"一國"，便有"兩制"，沒有"一國"，便沒有"兩制"，"一國"是"兩制"的前提。

如果分離主義的心態和主張成為他們七一遊行的主張，我們便真的要正視和防範。他們的遊行口號是"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我認為這口號應改為"一班政棍，搞足廿年；市民覺醒，救救香港"。二十年來，反對派凡事政治化，不斷衝擊管治，把所有社會問題和社會精力均牽扯到他們所謂的真普選。《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我記得之前有一次政改，民主黨那時還有少許知覺，支持政改，令香港的民主向前走了一步。但是，很可惜，上次政改，民主黨被一些激進派牽扯，失去靈魂，結果連循序漸進的民主步伐也不要。如果那次政改獲得通過，基本上香港的民主便走前了一大步。無論是真普選或政改，否決的都是反對派議員，但轉過頭來他們又繼續爭取，這樣他們永遠也有事做，而這些牽扯亦把香港放到中央的對立面。

近年，他們更與外國勢力勾結，並搞"黑金政治"，而且這些活動越來越頻密，越來越明目張膽。他們過往到外國只是"唱衰"香港，現在到外國則直接邀請外國人介入香港事務。我相信市民對這些事仍歷歷在目，很多報章均有報道。

他們獲外國知名學府破格取錄；數年後，由於他們有這個身份，回來香港又可以繼續攪事，這種做法令人齒冷。

雖然他們不斷破壞香港，但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香港仍能維持競爭力和今天的金融地位。香港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希望有人"搞搞震"，不斷挑起矛盾，破壞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更甚者，在七一這個紀念我們洗脫殖民地耻辱的重大日子，竟然有人遊行要求自主和獨立，我相信這種行徑不會得到市民普遍支持。今天這項議案，是由所謂的溫和民主派動議的。我不希望溫和民主派因為曾在數年前支持政改而不斷被激進反對派牽扯，我希望他們有機會冷靜下來，思考他們的路向，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路，不要喪失靈魂。香港有今時今日的發展，我認為相當不錯。回歸前，有很多人移民；回歸後，不少昔日移民外國的人已回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在"一國"方面，我們無須向國家繳稅，無須服兵役，無須負責防務工作，卻可享盡"一國"的便利。在"兩制"方面，我們的制度有異於國內所有其他省份的制度，所以香港是全國最特別的地方，同時亦面向世界，這正正讓香港處於很好的發展位置。但是，很可惜，香港回歸20年來，不斷被泛民主派和反對派牽扯入政治鬥爭。我很希望各位市民與我們一起認清這群人，這群人已誠信破產。在七一時，我們一起慶祝香港回歸。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回歸20年的確是一個關鍵點，用以回顧"一國兩制"運作得怎樣，不是為了吵吵鬧鬧、互相指摘，而是希望大家平心靜氣地展望將來。"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我相信1997年以前，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一國兩制"會一帆風順、風平浪靜。假設香港是一間公司，讓我們看看這間公司的業績如何：政府儲備由1997年的4,500億元上升至今天的9,300億元，翻了一番。政府每年的開支由2,300億元上升至5,000億元，同樣翻了一番。在這20年間，工資中位數上升70%，但通脹只上升25%，換言之，儲備和開支數字實際增加不少，但市民的生活負擔沒有增加，業績尚算不錯。失業率亦由2011年起長期維持在3%，接近全民就業。我們的教育、醫療、交通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在教育方面，幼稚園最近也被納入免費體系；在醫療方面，即使急症室收費增加，但收費仍然在極低水平。不過，我知道不能只着重一間公司的業績，如果公司賺到錢，員工生活也有改善，但員工竟然覺得不開心，便毫無意義。今天，我看到一項調查，實在覺得不開心，調查主要問市民是否同意，過去10年香港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我理解有人擔心"一國兩制"未能成功落實，畢竟不愉快的事情曾經發生。

我希望這個教訓是一記當頭棒喝，也希望相關人士理解我們的感受。

我相信問題根本是源於普通法和大陸法的磨合。不少學者和法律界人士都曾分析，這是"一國兩制"最根本的挑戰，沒有人知道應如何將兩種法制融合，所以我們只能見步行步、見招拆招。雖然很多人完全無法接受釋法，但既然《基本法》白紙黑字印有這項條文，我們便要理解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兩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都曾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在這個問題上，首任大法官李國能的意見很值得參考。他表示，香港社會需要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在"一國兩制"下這是法律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有效及有約束力的。他亦提到，1999年人大常委會就居港權事件釋法，推翻了終審法院的判決，事件極具爭議，這事也在新憲制秩序實行初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北京政府與香港政府已達成共識，除終審法院就豁免條款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人大常委會應該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行使解釋權。這種釋法推翻法庭判決，尤其是終審法院的判決，會對香港司法造成負面影響。去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當時高等法院正審理這宗案件，但尚未判決。李官指，他理解人大常委會當時認為情況非常例外，所以有需要釋法，因為涉及主權問題。但是，在審訊過程中釋法，為公眾對司法獨立的觀感帶來負面影響。大家留意，他對判後釋法和判前釋法的評語有很微妙的分別。

但無論如何，這把"尚方寶劍"一定要用得非常謹慎，而且可免則免。我詳細說明李官的看法，因為我覺得他的話很中肯，我希望北京政府及香港人都能夠參考他的觀點，他的總結也令我有共鳴。我想重複他的總結：我希望北京政府和香港人明白對方的看法，並希望北京政府明白，持有這種觀點的香港人絕對接受"一國兩制"，是全心全意、努力令"一國兩制"運作得更好，並非想與中央作對或為中央製造麻煩。

主席，本議案以"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為題，題目本身已值得商榷。特區政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理應正視全港各階層市民的訴求，而不只限於"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至於尹兆堅議員的原議案，首句就指"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經嚴重動搖、走樣和變形"，既與事實相差甚遠，也有點危言聳聽，反映了種種負面和以偏概全的假設，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因而反對。主席，再過數天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20歲生日，是值得紀念和慶祝的日子。為此，經民聯特意編製了一本小冊子，名為《香港回歸20年成就一覽》，分發給不同的市民和團體，並推出電子版本，希望與社會各界共同回顧香港自回歸以來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拓展基建規劃、落實"一國兩制"與政制發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回歸20年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不斷努力探索和實踐，憑藉堅毅不屈、奮勇向前的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和挑戰，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SARS疫症引致的經濟低迷，以及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等。如今，香港在不同領域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可謂得來不易，也是全港700多萬名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我這番話並非信口開河，經民聯這本小冊子綜合了各種客觀數據，務求對香港回歸20年的成就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在經濟方面，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較20年前增長近倍，失業率維持在3.3%至3.4%之間，接近全民就業水平。同時，香港連續23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令我們有足夠實力，安然渡過數次環球經濟大風浪。在民生方面，政府在教育、醫療衞生及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均持續增長，政府也推出了多項扶貧紓困措施，整體公共開支較20年前增逾1倍，在2016-2017年度達5,010億港元，提升了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在落實"一國兩制"與推動政制發展方面，也獲得國家全力支持。當香港在2003年爆發SARS疫症，經濟陷入低谷，中央制訂多項挺港措施，包括推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自由行計劃，令香港經濟迅速復蘇。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又把支持港澳發展的內容單獨成章，讓香港的"國際窗口"角色得以發揮。至於政制發展，2012年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區議會的委任議席全部取消，立法會增加10個議席，5個新增議席由分區直選產生，另外5個為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界別，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界別投票權的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產生。此外，原本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作出的決定，從2017年開始，香港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這些措施均顯示中央政府按《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香港的民主發展。由此可見，回歸20年來，香港在各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難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近日接受傳媒專訪時，亦認為香港運作良好，"一國兩制"的理念行之有效。當然，這絕不等於表示香港可以驕傲自滿，躺在過去的成績表上睡懶覺。恰恰相反，為了有效應對經濟全球化日趨激烈的競爭，以及滿足市民越來越多元化的訴求，特區政府應該居安思危，正如張華峰議員及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所建議，致力保持社會穩定，捍衞法治精神，維持廉潔政府，同時積極參與區域發展，開拓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主席，正所謂兼聽則明，我認為非建制派議員亦應同時聆聽其他市民的聲音。例如，現在社會上有很強烈的聲音反對議員"拉布"，以致本年度的工務工程撥款申請在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受到拖延。建造業界非常憂慮若上述情況持續，會"拉"斷工人的"米路"，直接殃及從業者及其家庭，涉及約100多萬名市民的生計。上星期五，建造業大聯盟舉行反"拉布"集會，並在立法會外發起"建造業車輛慢駛行動"，參與者包括工程專業人士、地盤管工和前線工人。他們異口同聲，強烈要求立法會議員務實加快審批積壓已久的工務工程撥款，否則受損害的並不限於業界利益，還有各項經濟民生項目的有序落實，全港市民均將蒙受損失。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剛才數位建制派同事針對民主派呼籲七一遊行，說我們別有用心，攪亂香港。但是，事實上，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如果社會的運作沒有出現核心問題，根本不容易號召市民上街，浪費1天假期來表達意見。所以，有那麼多市民冒着風吹雨打、"好天曬、下雨淋"也願意參與七一遊行，正是給予特區政府一個最大的警號，就是管治出現問題。我們不可以扮鴕鳥，更不可以倒果為因，以為問題不提便等於不存在。我們所追求的政治制度，是在《基本法》中許下的莊嚴承諾，包括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所訂的民主政制訴求。民主政制必須成為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的平台，所以我們追求真正的民主普選，即真普選。這真普選的意義在於市民大眾擁有真正的選擇，在沒有不合理篩選的情況下，選擇我們的候選代表，然後自由地投下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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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本法》除正面承諾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普選的政治制度外，亦從另一角度限制內地的不同機構和部門不應插手香港事務。

最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更提出要制訂和細化對香港的管治權，當中包括《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張德江的有關言論徹頭徹尾地把《基本法》倒轉演繹，因為根據張德江的說法，要制訂和細化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中央只會越管越多，越管越細微，這等於把《基本法》判死刑。當我們指中央意圖加強干預時，很多人都以為是危言聳聽。但是，最近"一地兩檢"問題又被"擺上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兼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日前表示，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一定要按照西部通道，即深圳灣口岸的方式，否則便不是"一地兩檢"。大家試想想，過去數年，政府從來沒有提過有甚麼方案可以處理有關問題，讓社會討論，甚至明知最後很有可能引起司法覆核仍強行推動。政府這樣做無非是想最終會因時間緊迫，而令"一地兩檢"安排得以匆匆通過，然後便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所說，引起司法覆核，甚至可能因釋法而為引入全國性法律大開中門，打開缺口。此例一開，將對"一國兩制"的實施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這正是我們非常擔心在管治過程中，中央對香港管治的介入越來越大，導致"一國兩制"的實施走樣和變形。民主黨將於星期五出席回歸晚會，屆時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遞交請願信，表明"一國兩制"的實施必須回到初心，要維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亦不可及不應肆意通過各種手段矮化香港市民一直期望應有的"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源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所以民主黨要求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嚴肅正視香港市民於七一遊行的訴求，就是要重啟政改，這是不可忘記亦不能迴避的內容。重啟政改和建立民主普選制度，才是解決香港目前困局的真正出路。我在此呼籲香港市民，雖然明知困難，但仍要走出我們的民主道路，參與七一遊行，讓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全世界知道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決心。更重要的是，我們亦關心"一國兩制"的實施，特別是要貪腐的梁振英負上法律責任及接受制裁。我們深信，"一國兩制"的實施和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於法治精神，是不容許任何特權逃避法律責任的。《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寫得很清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以因為梁振英擁有特權便讓他的貪腐行為逃過法律責任。最後，劉曉波事件傷盡香港人的心，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盡快釋放劉曉波和劉霞，讓劉曉波能夠接受合適的醫療......

主席，20年前回歸當晚，大家是否記得當時在做甚麼？很多人都會記得當晚滂沱大雨，而我當時在立法局大樓外望着議員，包括民主派議員告別立法局。很多人可能觀看電視直播的升旗儀式，而有些朋友可能仍記得解放軍的軍車陸續駛入香港。當年說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甚麼呢？"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很抽象。所以，當年有人用了''馬照跑，舞照跳"的比喻，大家聽了一笑，難道跳舞、賽馬就真的代表"一國兩制"嗎？

"一人一票"選特首，加入了先篩選的條件。

1997年時，誰會想到情況會變成這樣？是當年我們太天真，還是"一國兩制"的實施已走樣、變形？1997年我們說"一國兩制"時，誰會考慮"一國"大於"兩制"，還是"兩制"大於"一國"？

誰會想到中央政府會不斷以釋法來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所以，當香港的官員或內地中央官員說"一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的制度，這種說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問題是說的是甚麼樣的"一國兩制"。是否已走樣、變形的"一國兩制"？二十年前，當香港回歸時，很多人仍年輕或尚未出世，他們可能對回歸前後的社會狀況沒有印象。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出現本土思潮，甚至有部分較年長的人，也出現這種本土思潮。其實，除了指責所謂的反對派外，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有否反思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指責民主派容易，但自己是否完全沒有問題、沒有錯誤呢？我這數天在網上看見有一篇文章，談到回歸前的電影，例如"表姐，你好嘢！"當主角大聲疾呼："我是香港人"，大家都認為沒有問題。

難道英國人推行的中國國民教育比特區政府或中央現時想推行的國民教育好嗎？指責反對派當然容易，承認自己有錯誤卻難。

相反，我沒有這麼厲害，我絕對不會、不敢、不懂如何教導他做保皇黨。

田北辰議員公道一些，他提到大家應多溝通，理解對方關心某些事情的原因。

所以，今天20位議員聯署信件，希望在星期五可以交給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表達我們認為"一國兩制"現時的實施出現走樣、變形，以及希望重啟政改，令香港可以真正走出政治困局。

我們也希望兌現《基本法》所許下讓香港有民主普選的承諾。

我們真的相信，正確的"一國兩制"模式對香港是最好的，但並非現時的"一國"大於"兩制"的模式。因此，主席，我支持這項議案，希望與市民於7月1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見......

主席，接近七一20周年回歸之際，我們今天在立法會討論這項議案，我認為頗有意思。然而，一直以來，反對派以反對"一國兩制"作為其重要議題，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不會按照香港目前的現實情況反映民意，相反地更會惡意攻擊"一國兩制"，包括莫乃光議員剛才提到"一國兩制"變形、走樣云云。因此，我想從事實根據反駁他們對"一國兩制"的批評和肆意攻擊。經歷回歸20年，"一國兩制"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功，正好從實踐中證明"一國兩制"不但行得通，甚至已經成為香港的最大優勢。二十年過去，多項客觀數據均證明香港較過去更具競爭力，更加穩定繁榮。與回歸前比較，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約八成，人均生產總值亦增長了約六成，增長速度較日本和歐盟更快。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增加了150%，接近1萬億元，相當於特區政府約兩年的開支，也是全球財政狀況最穩健的地方政府之一。此外，香港近年一直維持約3.3%的超低失業率，幾乎全民就業。政府處理的失業綜援個案在20年間越來越少，今年更達到最低水平，而且貧窮人口亦較3年前顯著減少。在國家積極支持下，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越來越穩固，特別在金融業方面，截止2016年年底，香港的股票市場總值高達3萬億美元，亞洲排名第四位，全球排名第七位。首次公開招股金額再次榮登全球首位，超過紐約和倫敦，而人民幣存款證結餘亦超過6,250億元，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除了鐵一般的經濟數據外，香港是全球最長壽的地方，也是全球治安最好及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之一，多個國際評級及學術研究機構亦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最富競爭力的地方。香港也是全球廉潔度、人權狀況及法治指數較好的地方之一。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即使反對勢力在20年間一直抹黑和否定"一國兩制"，但客觀經濟數據和國際性權威評價，始終有力地證明了香港在回歸後依然穩定繁榮，港人的生活方式和享受到的民主自由並沒有倒退。香港的人均壽命甚至躍升為全球第一，說實話，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確實是一塊福地，試問誰不想在最長壽、治安最好的地方居住？有反對派議員剛才說很多人因為"一國兩制"失敗而移民，但大家看到香港這塊福地，誰會想移民呢？

據聞反對派希望在7月1日動員更多市民參加遊行，企圖製造出一種很多人不喜歡特區政府施政的壓力，而這種做法最終也是為了再次顯示反對派的實力。回歸20年間，正如我剛才也提到，香港一直進步、繁榮和穩定，這也是香港人所祈求的。新一屆政府即將上場，我希望反對派以大局為主，以香港的穩定繁榮為重，多些溝通，少些撕裂，多為香港人着想。我反對尹兆堅議員的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尹兆堅議員今天的議案提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經嚴重動搖、走樣和變形，我亦聽到一些同事提及，現時很多人都很擔心"一國兩制"。

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問題上，大家都是看相同的《基本法》，討論相同的"一國兩制"，但很明顯，中央和部分香港人——簡單來說，很多可能是反對派——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理解有很大差異。在香港回歸時，香港人就此事談論得比較多，但現在由於中央政府覺得香港可能有些事情走了樣，中央政府便說明它認為在《基本法》中它可以行使的權力。我經常說，香港人要多考慮"一國"，中央要多考慮"兩制"，"一國兩制"才能成功。

在2003年，當50萬人上街時，我覺得示威人士的訴求是需要正視的，但他們當年除了有政治訴求外，肯定還有民生訴求。正正在2003年，中央赫然發現香港人對國家安全好像沒有責任感。

但是，我認為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必須合理。

但是，到了2014年，中央卻發覺香港失去了這些優點，過往很欣賞香港的中央官員改變了對香港的看法，這批官員現正重新審視為何《基本法》的實踐會走了樣。

很多負責香港問題的中央官員都很擔心《基本法》的實踐是否真的走了樣。當香港人一味......我想，最大的爭議當然是法治。很多人都說法治受到威脅和影響，香港人一定不喜歡釋法，因為釋法損害了法治。

對人大常委會來說，它可能認為已很克制，20年來只曾就最具爭議性的問題釋法數次。但是，香港很多法律界人士卻認為釋法一次也不行，釋法一次也是損害法治。

因為香港立法會出現癱瘓和"拉布"，本來由行政主導而具有效率的社會又好像走了樣。有人會說，中央所說的指令權是無中生有。

所以，我認為互換思維、互相體諒，對香港成功落實"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最為重要。

主席，今次辯論的主題是"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但議案的措辭令人感到動議議案的議員把香港管治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一國兩制"嚴重動搖、走樣和變形，完全是借題發揮。所以，我不會支持原議案。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的時候，中央為了令香港市民及海外投資者放心，在沒有任何先例的情況下，同意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即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可算是全球一項創舉。回歸20年，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成功得到落實。正因如此，不少研究憲法的學者把香港模式作為研究對象，把香港與全球多個自治區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香港在多方面較其他自治區享有更高的自治權，實屬少見。香港可以實行自己的財政政策，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上繳收入；有獨立的金融及貨幣體系，特區政府可以自行制訂出入境、海關政策，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自由地與世界各地區及有關的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雙邊協議。香港特區立法會有權制定本地的法例，法律制度沿用普通法，享有終審權。為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流於形式化，多項自治權限被寫入《基本法》，受到法律保障，顯示中央有決心亦放心讓香港人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20年來從未動搖。主席，提出"一國兩制"概念的初期，確實有不少人對此抱有懷疑，不少人因而移民。但是，20年來，香港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儘管我們曾遭遇亞洲金融風暴、SARS疫情及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但仍能克服危機，走出陰霾，失業率連續多年低於4%，相當於全民就業。政府連年錄得財政盈餘，財政儲備已經接近1萬億港元，整體經濟得到持續發展。縱觀各方面的表現，香港都能夠超越大部分先進經濟體，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最近，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發表的報告，對香港的信貸評級維持在最高的AAA級。標準普爾認為，香港在經濟、金融及政府管治等多方面仍然維持"一國兩制"，在多個政策範疇享有"高度自治"。此外，香港在多個國際知名機構的評級中，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及最自由的經濟體、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蟬聯首位，美國傳統基金會亦連續23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很多移民海外的香港人紛紛回流，何來"一國兩制"變形、走樣之說？香港在發展過程中的確面對各階層複雜的民生、經濟及社會問題，特區政府施政仍有不少需要改善的空間，但這些都是世界上每個先進、發達、透明度高的地區必然面對的，我們無必要妄自菲薄。現時的問題是，反對派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光譜，不惜將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負面現象"妖魔化"，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營造出"施政一團糟"的假象，甚至借故阻撓"一國兩制"順利實施，包括刻意醜化內地的人和事，刻意渲染內地制度的不是，製造兩地之間的矛盾，只強調"兩制"，避談"一國"，企圖令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誤解內地及"一國兩制"，導致主張香港自決和"港獨"的思潮冒起，暴力紛爭不斷。立法會內"拉布"不斷，破壞社會穩定，妨礙經濟發展。近年的"驅蝗行動"、反水貨客示威、佔中及旺角暴動等皆因此而起。持續的政局不穩，已令香港經濟增長陷入瓶頸，明顯落後於內地及澳門。主席，每年七一都有市民上街示威、表達訴求，希望大家以和平合法的方式進行，政府亦要虛心聽取市民的聲音，設法改善不足，令香港社會能夠在和諧的環境之下，持續地健康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

"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是今年七一遊行主辦團體的訴求，亦代表很多香港市民的聲音，當中特別提到民主和自治是騙人的，我再強調，民主和自治是騙人的，欺騙香港人。讓我先從民主說起。《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向民主普選邁進，最終達至普選。自1997年開始說要雙普選，當時的建制派說過些甚麼？他們說我們沒有政治人才，政治氣氛亦未成熟，不能一步登天，必須循序漸進。

2014年，又突然拋出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讓香港在2017年實行普選，但是經由代表北京和權貴的提名委員會挑選後才讓香港人普選。大家必須緊記，很多人仍然在喊"我要真普選"的口號，因為過往給予我們的普選承諾是假的，是騙人的。

選舉方面，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有建制派議員公然承認中聯辦協助拉票，然後當選者在選舉翌日便到中聯辦謝票，難道這不是"西環"的干預嗎？人大常委會釋法，多次粗暴介入香港的司法體系。香港人本來對司法體系很有信心，但現在卻信心盡失。人大常委會釋法甚至介入立法會事務，介入宣誓事件。由多年前曹二寶說第二支管治隊伍，直至近期張曉明發表的特首超然論，這些是證據嗎，局長？這些都是香港人清晰的理據，"西環治港"確實存在。近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更帶領市區重建局和其他多個法定機構，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和古物諮詢委員會等的主席落區巡視。副主任對他們說："你們做得好，我充分肯定你們的工作。"這不是粗暴介入香港的事務嗎？梁議員，七一這個日子值得我們遊行還是慶祝？劉曉波和其妻子仍在內地受牢獄之苦和分離之苦，即使劉曉波患了末期癌症也不知道要往哪裏就醫。劉曉波先生除了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外，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但中央政府有當他是人嗎？當這些事件仍在出現的時候，試問七一是值得慶祝抑或值得悲哀？我想市民心裏有數。

你身為立法會主席，究竟向誰負責？你擔心有關的討論會令誰尷尬？因此，"西環"有否治港及在立法會有否擔當任何角色，市民心中有數。難為民建聯的黃定光議員剛才還提到"優質"民主，"禮義廉"果真是"禮義廉"，是"陰質"罷了。因此，我呼籲在7月1日，香港市民要爭氣，要走出來，由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我們都是靠公民社會，靠市民爭氣。"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讓人民、讓公民社會、讓每一位香港市民成為改變社會和時代的顛覆者。

主席，聽到黃定光議員和張華峰議員的言論，我認為他們是想告訴我們，今天這項"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的議案根本不合時宜，甚至是不知所謂。回歸20周年這麼好的日子，仍然談論七一遊行和市民訴求，根本是不合時宜，現時最懂得處事的"世界仔"應該掛橫額，不斷地熱烈慶祝，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今天要感謝尹兆堅議員提出"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的議案，也要感謝七一遊行和"一國兩制"。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關係，我們對於"一國兩制"的出現、延續、實踐相當重視，因此我們今天才會有這項議案辯論。今年七一遊行的口號是"一國兩制呃足廿年"，這句話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問號，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感嘆號，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句號，但每個符號均牽涉很多心路歷程，百感交集。即使今天很多議員批評"一國兩制"變色、走樣、變形，但我相信當中有不少議員同事心感難過、欷歔和忐忑。主席，關於七一遊行，我要申報，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我都是七一遊行的"大台咪手"。其中2003年50萬人的七一遊行，我仍記憶猶新。

今年七一遊行，我們會繼續出席、表態、明志，繼續告訴大家，即使我們不能改變制度，但制度也改變不了我們。主席，七一遊行對我來說，其實有"去化石化"的作用。何謂"去化石化"？我們在生活中，很容易產生慣性，對很多事物的觀察都好像化石般麻木，毫無感受，而七一遊行讓我們改變生活習慣，讓我們換一種生活方式，換一種心情來看我們的世界，看我們自己，看我們的香港。七一遊行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好像不合時宜，但正是這種不合時宜，讓我們可以有多些感受，多些忐忑，多些掙扎，多點人的味道。

劉霞選擇了苦難，這段時間她吃了不少苦頭。前陣子劉曉波被判11年的消息傳出，舉世動容、震驚，但劉霞反而很冷靜。訪問她的記者都哭得崩潰，但劉霞卻很冷靜，因為她知道她所愛的是甚麼人，她知道她的丈夫在做甚麼事。我們今天談"一國兩制"，我很破格地談涉及"一國"的事宜，談及劉曉波。七一遊行上街，要求釋放劉曉波。

相反，新加坡可以透過自主制訂的人口政策以作補充，解決勞動人口出現峰值的問題。香港現時的困境，在於我們完全沒有自主的人口政策，所以，市民七一上街爭取落實"高度自治"，其實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亦對香港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

在教育方面，根據書中所述，就平均在學年數而言，香港原本一直高於新加坡，但在2006年後卻被新加坡趕上了。